主席，這是我的第一次發言，我會重點談談與業界有關的部分。

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經提出關注，決定在體育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研究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及作出建議。在研究未有結果前，政府率先回應場地不足的問題，提出增建康體場地，以彌補不足。雖然部分場地的要求其實已提出多年，現在能夠落實，總算是好事。在興建新的體育場地時，我希望政府能在設計過程中多考慮體育界的意見。他們過去曾多次反映，即使有新體育設施落成，但其設計通常都是"半桶水"，例如分牌的位置不正確、燈光不足夠，問題層出不窮。有一些新建的游泳池，例如觀塘游泳池和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雖然可以舉辦大型賽事，但水池的實際深度卻差0.1米才符合國際標準。體育界作為場地的主要用家，希望政府能認真諮詢和考慮他們的意見，不要再讓新場地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在場地有所增加的情況下，當局亦應考慮選取部分新或舊場地，撥給某些體育團體作為專用場地，為其項目提供專用設施，並調整場地的設計至符合國際比賽的標準，讓一些體育項目可以在固定的場地進行培訓，以及舉辦國際或區域性的比賽。施政報告亦提出，教育局會與民政事務局一起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這說法回應了我提出多年的訴求，為體育團體提供更多可使用的場地。現時，不少學校均設有多用途運動場地，附設良好的設施，但在假日和晚上，大部分都是閒置的。如能善用這些空間，可紓緩體育界所面對場地不足的問題。因此，我在去年委託浸會大學體育系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以了解學校現時向外借出場地的情況，探討如何可以鼓勵學校租借場地。研究發現，目前只有23%的中、小學有外借場地的政策，有五成多的學校表明不願意借出場地。學校不願意借出場地，主要是因為需要額外資源，而保安和法律責任等問題亦未能妥善解決。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學校開放校舍，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落實。我希望政府日後落實有關建議時，能針對學校的上述憂慮，增撥資源，提出解決方案，為學校提供誘因，鼓勵它們開放校舍。如果開放校舍的政策運作順暢，我希望能進一步開放學校的設施和空間予文化藝術團體，善用社區資源和空間，為它們提供更多可用的場地，亦讓市民有更多元的文化生活空間。主席，在多項增加場地的措施下，加上啟德體育園區的配合，我相信能紓緩體育場地不足的問題。至於施政報告提及把運動場改作會展用途及提供新潮的康體運動設施，我希望政府在考慮任何改建工程前，必須充分諮詢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學界和體育界等。同時，政府必須做到無縫銜接，確保學界或專業培訓團體不會因為改建工程而缺乏場地舉辦比賽或學校運動會，例如可以在啟德體育園區的公眾運動場落成及啟用後，才開始改建工程。同時，政府亦可以考慮提供資源，提升港島區部分運動場地，以至一些學校擁有的運動場地，確保學界賽事可持續舉辦，不會出現空窗期。除了硬件的投入，軟件的支持也不容忽視。雖然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再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但注資的力度並不足夠。在2011年，政府曾撥出70億元成立基金，希望透過每年的投資回報，支持香港體育學院的營運，為精英項目及精英運動員提供各項支援。按當時的估算，將60億元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每年的投資回報約為3億6,000萬元；當時體院的開支約為2億7,000萬元，利用這投資回報應付體院的開支，可說是綽綽有餘。但是，時至今日，體院所支援的精英項目及運動員數目逐漸增加，估計及期望未來亦會持續增長，而體院對運動員的支援也越來越多元化，無論在運動培訓或就學、就業、退役等方面，體院均設有支援措施，開支自然有所增加。過去兩年，體院的開支每年達4億多元，在2014-2015年度是4億3,000萬元，2015-2016年度則是4億6,000萬元，投資回報的收益並不足以應付開支。我們相信，若要本地精英體育項目持續發展，便須支持更多精英項目和運動員，故此體院的開支只會越來越高。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審慎考慮增加對基金的注資額，讓體院有更充裕的資源，投放在本地精英運動員身上。主席，除了要加強對體院的支持外，一些體院以外的精英培訓工作，例如在整個精英培訓系統下，於運動員獲甄選接受體院培訓前的階段，對相關教練的支援及對相關體育團體的支持，均非常重要。而其他沒有納入為精英項目的體育項目，亦需要政府的投入和支持。事實上，由於有關團體缺乏政府的資助，目前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維持，調動自身的資源，以推動該等項目的發展。因此，如何將這些項目逐步納入政府的支援網，或加強有關團體與企業的聯繫，協助他們爭取企業的贊助和支持其發展，均是未來應該要考慮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各個體育總會，是本地體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加強對它們的支援，包括採取措施提升體育行政人員的薪酬和待遇，吸引人才加入體育行政的行列，以及協助港協暨奧委會及各總會加強管治，增加透明度，強化業內人士的參與，以回應社會對它們的期望；長遠來說，對香港的體育發展也有裨益。我亦想指出，體育不單有重大社會效益，也有一定的經濟貢獻。但是，我們談論發展體育時，鮮有提及商界的參與。

不少大型體育盛事均能夠持續發展，並且有穩定的收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便是其中一例。除了營辦活動外，體育產業還包括體育器材、設備、運動醫療、體育科技等範疇，這些範疇均有一定的發展潛力。若香港能推動體育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為體育總會的發展帶來更多資源，令體育項目的水平得以提升，並吸引更多市民參與體育運動；另一方面，亦可以為香港的運動員和青年人提供更多出路，為本地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最後，我想再重複提醒政府要落實對體育政策的檢討。事實上，我在上屆立法會提出有關"評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的成效"的議案，要求制訂長遠體育政策，從政策及架構、資源、場地和設施等各方面支援本地運動發展，並鼓勵市民更多參與體育運動，有關議案獲得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亦在倫敦奧運會結束後表示會借鏡英國，全面檢討本地體育政策。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將體育界的訴求及政府的承諾放入"櫃桶底"，要認認真真，展開對體育政策的檢討。接着我想談談文化方面的事宜。在文化藝術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除了就西九文化區提出新的財務安排外，並沒有就本地文化藝術發展提出新的支援措施，而在政府最後半年的任期，我們亦難以期望政府會檢討文化政策。當然，我個人對此感到有點失望。

由於過去數年建築成本不斷上漲，加上文化區的規劃時間較預期長，216億元的撥款已經遠遠不足以完成整項西九文化區計劃，以及維持其日後的營運。同時，近年地價不斷持續增長，西九文化區商住地皮的價值理應亦已倍升。因此，我過去曾經建議，政府應該因應地價的上升，額外向西九文化區注資，以確保西九文化區得以順利落實原來的規劃。當然，政府選擇將西九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管理局，為西九文化區提供資源以持續發展，我是認同的。然而，將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難免需要將部分力量用於管理有關物業及其發展權，很容易會分散了其注意力。我必須強調，我作為西九管理局的董事，我在董事局的討論中表明，西九管理局的責任和主要工作是落實西九文化區的願景，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我不希望商住發展權撥歸西九管理局後，西九管理局會將其專注力轉移至物業發展上，令西九文化區由文化藝術項目變為地產項目。我希望西九管理局和政府能夠多加留意。至於西九文化區新增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我認為是一項令人鼓舞的項目，增添了西九文化區項目的文化內涵，平衡了東西文化的比重。

在有關創意產業的部分，施政報告說得較多的是電影界。施政報告表示會擴大培育電影人才，為電影業的製作和後期製作的前線人才提供務實的訓練和實習機會，同時會組織"一帶一路"推廣團，吸引電影界來港進行後期製作和外景及協拍工作。事實上，本地後期製作的水準相當高，亦屢獲國際殊榮。故此，多年來，我一直爭取政府採取措施，推動後期製作的工序回流香港，促使香港成為電影後期製作中心。雖然今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會對外宣傳本地電影的後期製作，加強人才培訓，但具體措施對業界的支援仍然不多。誠然，近年鄰近地區的電影後期製作發展非常蓬勃，部分地區的當地政府更提供財務優惠，例如南韓政府對進行後期製作的外國公司設有優惠政策。因此，除了透過宣傳外，政府有何實質措施，可提供甚麼誘因，以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進行後期製作呢？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過去兩份施政報告均提及會通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內增加電影院設施。今年的施政報告已沒有再提出這項建議，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有關建議的相關研究尚未完成。一年又一年，研究又研究，我希望"拖字訣"不會再出現。

除了電影業外，關於其他與創意產業相關的行業，例如出版、音樂、電視等，均未見施政報告提出新的措施。事實上，過去多年來，除了透過"創意香港"為一些項目提供支援外，政府對創意產業的支援其實並不多，出版界尤其受到忽視。相反，同屬六大優勢產業的創新科技產業，所得到的支援較創意產業獲得的支援大得多，單從施政報告的篇幅已可見一斑。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文創產業如何能發展呢？主席，要推動一項產業，不能單靠業界的力量。政府提出政策，並投放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參考鄰近國家的經驗，其創意產業的成功，背後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希望政府未來在推動本地創意產業時，不要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要兼顧多方面的事宜，為創意產業制訂長遠發展規劃，以推動創意產業內不同行業持續及均衡地發展。主席，我想順帶談談今年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的部分。今年的施政報告對於教育政策着墨不多，但是，大部分的篇幅均是跟進一些已經落實的措施，例如幼稚園免費教育及STEM教育的一筆過津貼。另外，我亦歡迎教育局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恆常化，以支援創意工業的發展。接下來，我主要想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諮詢及通識科的情況，表達意見。在中史課程方面，教育局在下學年開始，會向每所公營及直資中學發放一筆過15萬元的津貼，為期3年，以支援中學的中文、中史及中國文學科的教學。政府願意增加資源，顯示當局對中史教育的認同，我當然不會反對。但是，有關資助金額不多，還要由3個科目分攤這小量的資助，實在是杯水車薪，對於長遠推動中史科的發展，幫助相當有限。而且，當局透過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學校在中史、生活與社會、歷史及地理這4個科目中，預留合共51小時來教授《基本法》的相關內容。其中，單是中史科便要預留24小時，並不合理。很多學校和老師均反映，中史科的課時本來已經嚴重不足，學校多數只簡略教授明朝及清朝以後的課程內容，才能勉強完成教授整個初中中史課程。如果現在要額外多撥24小時教授《基本法》，以一般學校每節課堂40分鐘計算，3年便要預留36節課堂，學校必須再壓縮及裁剪原有的中史課程。對老師來說，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對學生來說，學到的知識亦只是"水過鴨背"，根本沒有時間討論和消化。再者，這幾年我們見證了在高中選修中史的學生越來越少，很多人把這情況歸咎於中史科在初中課程中不受重視，課程零碎，以致未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認為，要同學增加對《基本法》的認識，固然重要，但要認識《基本法》，便須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事情，如果學生不清楚鴉片戰爭，又怎會知道香港回歸與《基本法》的背景呢？如果政府要從現有的中史科課時撥出時間教授《基本法》，無論對中史科的發展，或培養學生對中史的興趣，甚至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我認為均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另一個問題是，現時政府容許學校把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編入西史，或納入綜合人民學科內兼教，即並非獨立成科。教育局經初步諮詢後，要求那些以"兩史連結"或"綜合課程模式"教授中史的中學"制訂以中史為主軸，教授接近獨立中國歷史科的中國歷史課程"。然而，這種轉變會否令課程變得更不倫不類，更難以兼顧呢？為何不直接要求初中中史必須獨立成科呢？我認為教育局需要更慎重考慮，以及多聽持份者的意見。

為了改變不良學習風氣，還所有學生一個美好的青春，我不希望30年後，我的子女仍然要為學習而失去本來應有的活力，以及享受精彩絕倫和多姿多采的生命的美好青春。"根據我在Facebook網站搜集的學生意見，以及分析現今教育制度、社會風氣和可持續發展評估得出的結論，學生壓力來自師長和制度，以及對未來的憂慮。至於壓力方面，師長經常將文憑考試、入學試掛在口邊，對學生寄予厚望，因而大力操練試題。另一方面，父母為子女安排大量課外活動，表面上是為了他們的未來，但實際上是由於傳統觀念、共榮共辱及虛榮心作祟。學校將學生看作棋子，代表學校應考文憑試，然後公告天下，本校學生有多出色，使學校得以揚名顯達。至於那些不能達標的學生，學校唯有加強操練，瘋狂強制補課，剝奪學生的自由時間，以致他們要到傍晚五六時才可以放學回家。這些情況，實在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學生淪為考試機器，還有人權可言嗎？部分老師甚至針對學生，使其自尊受損。可是，學生控訴無門，最終只會厭倦學習。

政府當初倡議的'求學不是求分數'、'放棄體罰'等理念往哪裏去了？所謂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政府又如何呢？官員飽讀詩書，卻出爾反爾，忘記初衷，只不斷提倡生涯規劃、'一帶一路'、國民教育等不受歡迎的教育政策，他們不感到羞耻嗎？"其次，教育制度自2009年起轉為'三三四'學制，高中課程包括4科核心科目及2科或3科選修科目，另有應用學習科供學生選讀。這個改革看似容許學生根據興趣選科，卻以學生中三成績排名訂優先次序，以致成績稍遜的學生未能修讀感興趣的科目，最終只會對學習生厭。"此外，也有學生認為課程內容不實用。

我認為必修部分應以計算利息、收入或支出等為主，這些內容較貼近生活，這才是增加學生對數學興趣的良方。

例如，如果學生在某科目取得第五級或以上，以及其他科目取得合格，便可被納入學士課程取錄範圍。

雖然政府曾經指出，不同課程有不同出路，並且會加強生涯規劃，但相應配套不足，文化產業甚至被評為不切實際，以致學生對未來感到十分不安和備受壓力。此外，現今社會流動性低，在職貧窮、跨代貧窮的情況也未見得到改善，薪酬追不上通脹，更莫說實行置業、結婚、生育等家庭計劃，根本所有生涯規劃也無補於事。"另一方面，香港政制為中央所操控，以致本土文化逐漸消失，核心價值受損。2047年前途問題，也將要由學生承受。

"一年前，這個扭曲的教育制度謀殺了我的摰友，其後也陸續有學生因此而喪命。雖然有部分家長現在已經醒覺，而且明白教育改革的迫切性，甚至小學生也懂得走出來表達訴求，但政府仍然不為所動，甚至由一位貪官擔當財政司一職。香港學生在政制、經濟體系、教育體系出現扭曲的社會生活，輕生頻率只會與日俱增。

主席，公務員團隊是支撐特區政府運作的中流砥柱，我歡迎政府增加臨床心理服務和增設牙科病手術室，這肯定有助提升公務員團隊的士氣。我接觸的公務員團體反覆提出要求把中醫納入為公務員的福利範疇。在今年的施政綱領中，有5段篇幅講述中醫藥的發展和政策，政府更表示會擴大中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局方過往曾表示，由於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沒有把中醫列入標準服務，因此拒絕為公務員提供免費的中醫藥治療，如今中醫藥的地位已被確定，應順理成章把中醫納入公務員的醫療福利，我希望政府再次考慮有關安排。主席，特區政府的運作暢順不單是公務員的功勞，非公務員的合約僱員、外判服務僱員同樣為特區政府作出貢獻。在此，我要特別指出政府外判工人的薪酬待遇問題。在2002年至2012年間，政府的外判合約增加了33%，達到6,456份。

政府不能漠視外判及非公務員合約制衍生的問題，他們同樣為特區政府服務，權益應同樣獲得保障。

主席，在本辯論環節我會就管治問題發表意見。我的論述會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是程序公義，第二是廉潔制度或廉潔文化。就程序公義而言，相信大家仍記得最近的西九文化區事件。西九文化區是一項公營建設項目，唯我們看見當中商討及決策的透明度極低，所有決策均凌駕於專業意見。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諮詢公眾。然而，在決定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當局完全沒有諮詢文化界、藝術界及公眾的意見，甚至繞過立法會的監察。文化發展屬於廣大市民，西九文化區不能只講求硬件配套，而是共同締造文化願景的平台。特區政府現時實在有責任解釋西九故宮館事件的來龍去脈，公開2016年12月23日簽訂的備忘錄內容，主動修補已失陷的公眾信心，釋除疑慮。政府及西九管理局亦應貫徹民間參與的精神，擱置現時的方案，重新進行諮詢。另一方面，政府決定授權西九管理局擁有文化區內的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發展權，這點引起了大家關注。此舉不但涉嫌違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的立法原意，亦變相令西九管理局可專營文化區內的一切業務，儼如獨立王國，無須向市民交代。西九管理局由一個專注於文化發展的法定機構變成一個營商企業，我認為實在令人費解，市民也難以接受。這個有違"由上而下，民間參與"精神的西九管理局的運作必須予以糾正。這只是最近違反程序公義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我發言的第二部分，我想討論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到的廉潔或廉政制度。施政報告第269段提到，"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亦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重要元素。香港的防貪機制公正嚴明，行之有效，不管涉案人士的背景、身份或者地位，廉政公署均會秉公執法"。2012年，梁振英在上任之初承諾會盡快、嚴格落實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將《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的適用範圍擴大至行政長官。然而，梁先生任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卻對此隻字不提，究竟這項立法建議的進度如何？前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2015年11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指出，"將《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擴大至適用於行政長官，以及設立監管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建議，由於涉及《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規定，也涉及與《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因此應該通盤考慮相關憲制和法律規定及運作問題。特區政府會按照上述原則，根據《基本法》訂立的憲制框架和現有法律規定，全面研究有關問題，在完成之後，將適時啟動立法程序"。這份演辭是在2015年11月11日發表的。今屆政府尚餘數月便到換屆的時刻，我在此懇請政府向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清楚交代，究竟《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的修訂研究工作進度為何？過去5年，究竟做了甚麼研究工作或法律草擬工作？

我發言至今已用了24分鐘，綜觀這份施政報告，以及特區政府過往近5年的施政，我想談談我的看法。

除了說這是謊話外，我想不到其他形容詞來描述這番話。

再者，這個政府或部分政府官員亦未能嚴格遵從行之有效的程序公義，這些例子多不勝數。當然，主席，我剛才所舉的例子是關於西九故宮館事件，其他例子包括政府轄下諮詢委員會的任命何以最後會由中央政策組的一位全職顧問審批。這是甚麼政府架構、甚麼荒誕的程序？

機場保安必須有規有矩，不論是國際政要、外交官、特首或特首家人也必須嚴格遵守。當然，香港機場管理局和民航處對事件均有不同版本的解釋，但至今我對該宗所謂"機場門事件"的解釋仍然不能接受。這些程序公義對一個以文官體制為主導的政府非常重要，如果有領導人不時要繞過這些程序行事，以領導人懿旨的方法辦事，不單會破壞公務員體制的規矩和團結，也會令政府腐化。可是，我們時刻均可在這屆政府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實在令人痛心。除了程序公義外，我剛才所說的廉潔制度或廉潔文化，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本支柱。

主席，過去4年，我曾進行超過100個有關性小眾平權及性傾向歧視的訪問和論壇，每次我也會拿出梁振英2013年首份施政報告給大家看，因為這份施政報告是唯一一份有專項提到不同性傾向人士權益："社會上對此課題有強烈的不同看法。有人從平權的角度看待議題，但也有人擔心展開相關諮詢已可能對家庭、宗教及教育造成衝擊。政府明白這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課題，必須審慎處理。我們會繼續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政府目前並無任何諮詢計劃。"當年我很天真，我想：2013年不做，但現屆政府還有4年，他今年不做不代表他下年不做。可是，5年過去，期望變失望，失望變絕望。請問政府，5年以來，為性小眾做過甚麼？台灣立法院已討論修改《民法》，把有關婚姻條文中的"男女"改為"雙方"，為同性婚姻開綠燈，台灣成為華人世界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方，指日可待。反觀香港，我們並非爭取同性婚姻，而是性傾向歧視條例的諮詢而已，但政府的態度是不積極及不重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有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我自己亦曾加入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但這些小組只是"花瓶"，政府想以這些小組來"交功課"，告訴聯合國和市民，香港政府也有撥出資源改善性小眾的人權處境，但事實上，改善了多少？能否令性小眾免受歧視？現屆政府令人失望，是預料中事，我們唯有寄望下一屆。我們看到4位參選人的政綱，也感到失望，連在立法會較為關注性小眾權益的新民黨葉劉淑儀議員，其政綱對性小眾議題也隻字不提。上星期，"林鄭"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訪問，主持問她對同性婚姻的看法，她說她不會因宗教原因而影響社會政策，說："政府的立場是作為一個調解員、仲裁者，所以如果能令兩群立場意見不同的人可以走近一點，可能會令政府政策有出路。"雖然她在節目中也說了一句："不排除就同性婚姻做諮詢"，不過她也"戴頭盔"。她說："推動同性婚姻很視乎整個社會的接受程度，如果勉強在時機未成熟時就推動立法，很容易有反彈，出現反效果，令這些朋友受到別人歧視"。我不想下屆政府又好像今屆般，重重複複，又是搞諮詢小組，然後再調查，搞足4年也沒有實際行動，這些才是"拉布"。我4年前當選議員時曾詢問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性傾向歧視條例如何了？她當時回答我說性傾向平權並非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她的用詞是"不是first priority"。

努力走向高增值的路，建立多元經濟......廣納海內外人才，令香港變得更開放及更有包容性，以帶動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如果林鄭月娥真是這樣想，她首要任務便是要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研究民事結合制度，甚至是同性婚姻。其實很多外地人才也很樂見香港成為一個對性小眾更有包容性的地方，他們樂於來港工作，甚至移民。要做到"廣納海內外人才"、"鞏固優勢"，以及"令香港變得更開放及更有包容性"，這是其中一個做法。曾俊華說不想看到有這麼多香港人移民，這亦是一個做法——香港有很多同志朋友就是因此移民外國。面對一個夕陽政府，性小眾並沒有甚麼期望。平等機會委員會曾發表報告，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亦曾發表報告，民間團體也曾提交多份建議書，但都沒有結果。主席，我希望下屆政府可以立即就性傾向歧視條例展開諮詢而已。我們不能5年後又等5年，我們已等了20多年。我能等，但大家不能等，我們沒有時間再等下去。

主席，首先，我想用餘下的時間談談管治問題，然後再談法治問題。在管治問題上，有一件事我覺得是議員必須多做的，希望政府亦要多些接納，就是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其實，很多時我們提出的建議，都花了長時間進行研究和思考，有時政府不肯做的事，議員去做，以私人條例草案方式提出，但往往被政府駁回，獲接納的機會非常低，這樣對於良好管治會適得其反。議員有這個憲制責任，如果政府長期不接受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對於行政立法關係、對議員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完全沒有幫助，亦是一種消極的做法。過去數年，我曾提出3項私人條例草案，有兩項關於廉政公署及《防止賄賂條例》。大家都知道，5年前，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已經在報告書清楚說明，《防止賄賂條例》是可以及必須延伸至特首，修改《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的方法和方向亦已清楚載於報告書內。過去四五年來，我每次有機會便問政務司司長何時會落實這份報告內的建議。特首梁振英當年參選亦曾承諾，會落實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報告內就《防止賄賂條例》改革的建議。為何至今事經多年，說過、問過很多遍，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只表示會研究。既然她研究這麼久都落實不到，我唯有以私人條例草案的方式提出。我已經提交一個修改《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的方案給政府，現時差不多得到律政司的書面認可。私人條例草案很快做好，我只花了數天時間撰寫，因為我只是根據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報告內的建議來寫。為何政府研究了5年還未做呢？我希望政務司司長可以就此給予正面的回覆，他會如何處理這個改革的問題，會否接納我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我提出的第二項私人條例草案，是改革廉政公署現時的運作。《基本法》清楚訂明，廉政公署必須獨立運作，但現行的《廉政公署條例》，賦予特首很大的權力，去干預廉政公署的獨立運作。當然，廉政公署要向特首問責，但不代表特首可以在每個決定、每天管理的問題上插手干預廉政公署。"李寶蘭事件"令大家對廉政公署作出很大質疑，認為特首可能干預廉政公署的內部運作。有鑒於此，我提出了一項改革廉政公署的法案。這項私人條例草案亦已送交律政司，即將得到律政司的許可。其實，改革的方案亦按照《基本法》的原則，就是廉政公署必須獨立運作，要向特首問責，但特首不能夠干預廉政公署每天的運作，尤其是調查方面的決定。這個改革其實是不難做的，在憲法上亦完全符合《基本法》，可是仍然未得到政府正面回應。眾所周知，廉政公署成立多年，是時候需要改革，是時候需要研究如何將它與《基本法》的要求寫得更一致。第三項私人條例草案，就是我和張超雄議員花了過去3年時間，進行了很多研究和諮詢，有關特殊教育的私人條例草案。這項兒童的政策其實非常必要。

一個月前，我曾致函政務司司長，希望他考慮成立一個特殊教育需要的委員會，邀請有關的社工、教師及家長向政府提供意見，令政府可以全方位聆聽，研究現時特殊教育有何需要。

當然，我留意到今年的施政報告將4億元基金恆常化，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可以及早獲得識別及介入支援，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希望政務司司長不要停在這個層面，因為特殊教育需要全盤來看。小朋友若能及早獲得介入和識別，入讀幼稚園或小學時都繼續需要特殊教育的支援。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成立特殊教育需要的委員會，亦看看我和張超雄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當中的內容。即使政府不肯立法，都希望研究在政策上可否把我們在法案內提出的要求和建議變成行政措施。每一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的生命都很重要，政府及早介入，便可以完全改變這些小朋友的生命，所以這項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接下來的時間我想說說法治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法官人手短缺令香港法院處理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的時間非常長，較其他普通法國家所需的時間更長。這令很多人，尤其是外來投資者，對於是否選擇以香港作為司法管轄區時，都大打折扣，因為他們聽到律師說打一宗官司可能須時三四年也未必有判詞。

最近行政會議提出大大增加法官的薪酬，尤其是他們的住宿津貼，由5萬多元增至16萬多元，這是好的一步，我亦相信在某程度上會吸引更多有資格的法律界人士加入司法機關。但是，過去數年來，司法機關曾多次公開談及其人手招聘的工作，雖然有提高薪酬，但仍然請不到人。現時原訟庭面對人手短缺問題，仍有四分之一的空缺懸空。在這方面，我相信司法機關有需要檢討為何現在那麼多人不肯擔任法官，是否需要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或加拿大聘請司法人員來港呢？這是辦法之一，我們不應單依賴香港。既然香港願意投身司法機關的人手不足，我們可能便要往外尋找。

司法機關方面亦告訴我，資源是足夠的，聘請法官的款項和資源是存在的，但卻聘請不到人員。這個問題須從其他方面正視。

其實現在60歲便等於以前的50歲。假如健康的話，其實工作至70歲或75歲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正如政務司司長也67歲、68歲，我聽他說已9年未曾放假，又沒有生病，他如此健康，為何要法官65歲便退休？因為65歲正正是最富經驗、最有魄力的日子，看看政務司司長便會知道，那為何要人65歲便退休呢？最少也可工作至70歲、75歲。

所以，我知道政府和司法機關正進行檢討，提高法官的退休年齡。我希望政務司司長和司法機關能盡快把這項檢討出台，令司法人員的薪酬、待遇等可一併作出檢討。最後有少許時間，我想談談仲裁的發展。我知道律政司司長今天在席，過去數年他在仲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值得予以肯定。

因為那個中心的設施屬國際級，如果國際仲裁中心可以繼續使用該處的設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主席，我會先談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施政報告建議為每一間公營中學提供一筆過20萬元的額外津貼，促進學校推行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對於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資源，我絕對歡迎，但希望政府可同時考慮有關實際操作。在撥款予學校推行有關計劃時，須考慮校方在其他資源方面能否配合，包括是否有足夠的教師和技術人員推行STEM教育？此外，計劃的目標是甚麼呢？是否需要加強與STEM教育相關的師資培訓和再培訓呢？推行相關校本計劃會否加大教師的工作量，為他們帶來沉重的負擔呢？如何提高學生對STEM的興趣，以及他們相關的出路為何？這些問題均是政府須一併考慮的。在專上教育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增加資助考獲入讀大學資格的學生修讀指定專業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由現時每屆1,000名增加至3,000名。此舉一方面可以減少因大學學位不足而影響學生升學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有助補充某些專業人才的不足，同時亦有助紓緩自資院校面對的財政壓力。然而，政府必須加強監察自資院校的財政開支，確保公帑運用得當，並應全面檢視現有計劃下受資助的課程是否有足夠的師資和設施，而將來納入資助計劃的新課程，同樣應有充足的相關配套，以保證課程的質素。主席，近日接二連三發生學童自殺事件，不少人聽到這些新聞也感到十分心痛。今年施政報告亦有提及須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政府已在今個學年開展"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我會支持政府採取更多適切的措施，預防學生自殺及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同時希望政府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減輕學生面對的學習和考試壓力，確保他們可以在一個健康、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下一部分，我會談談市政的問題。近年的施政報告也有提及改善公眾街市的營運和管理，但似乎一直未有多大成效。今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改善現時多個公眾街市的硬件和管理。我過去多次在議會內作出跟進，包括在去年11月提出議員議案和口頭質詢，促請政府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街市、康體設施、安老護老中心、幼兒園、停車場、圖書館等方便健全及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議案獲得跨政黨支持和通過，但遺憾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局方當時未有出席答辯。事實上，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解散後，民政事務局負責部分地區服務提供和設施管理，公眾街市以至綜合市政大樓正正是地區設施的一部分，我希望政府可以重新檢視地區規劃與市民的實質需要，以解決這個問題，並積極研究如何提升現有市政大樓和文康服務。當局應再三考慮在有需要地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適切的社區服務和設施，滿足居民日常需要。此外，為了抗衡領展獨大，社會有聲音要求政府考慮復建街市，建議獲跨政黨支持，但施政報告只是提出改善現有街市，根本未有對症下藥，即使在改善現有街市的管理上，進展一直十分緩慢。不少居民對很多社區設施和服務均有強烈訴求，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要忍受沒有街市、沒有圖書館、沒有球場、沒有泊車位的情況，這些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滋擾。因此，按地區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社區設施進行規劃是非常重要的。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在未來5年會增建和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另會就15個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對於政府增撥資源在地區增建體育設施，我非常歡迎，同時亦希望政府可以盡量做到資源平均分配，適切照顧各區居民的需要。有沙田區區議員反映，現時大圍連一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的露天籃球場也欠奉，我希望政府可以全面檢視區內人口增長與康體設施需求的情況，完善現有地區規劃，增撥資源，為現有居民提供康體設施。在地區行政方面，我認為單靠增加撥款並不是改善地區行政的良策，因為問題核心不在於是否有足夠的錢，而是民政事務局過往未有做好地區統籌的工作，各區部門各自為政，地區問題未有得到妥善處理。或許今屆政府未必會積極回應這個問題，但我希望下屆政府能正視有關問題，讓下屆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地區行政上，有更大的承擔，更有決心改善地區管理。談過地區行政後，我想談談公務員方面。今年施政報告只有兩小段的篇幅談及公務員隊伍，新措施包括政府將會加強為公務員提供臨床心理服務，並增設專科牙科手術室。事實上，過往有不少公務員和工會曾向我反映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問題，包括醫療福利不足、服務質素和效率未如理想，我希望政府可以正視有關問題，全面檢視和完善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維持公務員的團隊士氣，以及優質的政府服務水平。代理主席，我認同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能夠落實各項惠民措施和推出公共服務，全賴一支團結高效、優質專業的公務員隊伍。"近年，社會上的訴求越來越多，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也越來越高，加上近年政府就各個政策範疇推出多項政策和措施，以回應和滿足市民的需要，令公務員的工作量增加不少，但他們仍可保持甚至是一直提升他們的效率和服務水平，實在值得讚揚。我期望公務員團隊能夠維持良好士氣，在下一屆政府繼續為市民提供高效和優質的服務。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今天是立法會最後一次就本屆政府的施政報告進行辯論。

我認為只有4個字是最貼切的，就是"置若罔聞"。大家已習慣政府不能回應我們的訴求，而且還會將一些無關痛癢或並非社會最關心的問題堅持到底，"一帶一路"獎學金就是一例。我們並非說"一帶一路"不重要，但"一帶一路"與"一帶一路"獎學金是兩回事。梁振英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重提他經常說的4個字，就是"迎難而上"，但在教育的議題上，我們覺得政府並非迎難而上，而是左閃右避。明明坐擁豐厚盈餘，卻對教育界各種需要置若罔聞，毫無承擔，得過且過，特別是局長的態度可說是"闊佬懶理"，導致今天我們教育界問題叢生。我今天想為本屆政府的教育施政作一總結，同時希望各位特首參選人聽清楚現時教育問題何在，有哪些是現屆政府沒有做的，急需撥亂反正；有哪些應該要做的，便應好好去做。

第一，政策不分輕重緩急，漠視兒童身心健康；第二，缺乏長遠規劃，任由制度動盪；第三，吝嗇經常開支，以致無法支持教育制度持續改善。如果大家問香港的家長和市民，他們覺得最大的教育問題為何？很多人都會說，他們看到兒童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壓抑，這是他們最大的關注。去年發生一連串的學生輕生的事件，到今年農曆年前後，仍然有不少令我們感到很痛心的個案發生，政府有否認真處理這些情況？很遺憾的是，政府將這責任交給教育局，教育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和研究，研究結果是，無法證明教育問題與學生的自殺問題有直接關係，學生的自殺問題很複雜，既然這麼複雜，便不能說這只是教育問題。

減輕學校帶來的壓力，加強它的支持力度，這就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但是，施政報告有否認真處理這問題？這一大片空白是這份施政報告的一大失敗之處。這份施政報告也迴避了一個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就是TSA的問題。我對TSA的總結是：第一，它未能帶來它承諾的改善作用；第二，它給學生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大家非常關注TSA的問題，政府在發表施政報告後，教育局才公布要重新全面恢復小三TSA，不過會更改其名稱。我的問題是，為何施政報告不談及這問題，要在數天後才作出公布？是否因為大家都知道TSA是一個負面包袱，所以便不把它包含在施政報告內？我們要明白，無論TSA改了甚麼名稱，它仍然是TSA，即使題目淺了，或可減輕學生的壓力，但本質並無改變，它仍然是一種方便的工具，供政府、辦學團體或校長用以將教育成效排比，而在小學三年級學生身上作出這種排比，我們覺得太早了，而且不能為學校帶來真正的改善。過去10多年，我們看不到這方面有任何顯著的成效，甚至連不顯著的成效也沒有，卻帶來非常嚴重的流弊。

為何重視數據的程度超越對學生身心健康的關注？到了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為何政府仍不好好聆聽教育界和廣大社會人士的強烈呼聲，在這個問題上可憐一下我們的家長和小孩子？第二個問題，是缺乏長遠規劃，任由制度動盪。

在下降和回升的過程中，學校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在過去制度下，做法很簡單，便是任由人口的升降牽着鼻子走，整個制度就是這樣。

人口不可能固定不變，一定會有所升降。我們一定要找出方法調節制度，令其變得穩定。在學額規劃方面，我們所見到的問題是甚麼呢？當人口下降時，便會出現縮班、"殺校"的危機。小學有非常沉痛的經驗，這沉痛的經驗令小學飽受摧殘，令生態發生變化，這亦與TSA為何出現扭曲有關。中學的情況稍為好一些，有所謂"三保"措施，但實際上卻不能真正令中學教師安心，繼續專注於他們的教學工作。我覺得這是政府要負上的一大責任。而且，當人口回升時，結果又是怎樣？小學出現新的結構不平衡的情況。我相信在座的議員同事可能沒有聽說過"大肚班"，"大肚班"的意思是，在某一年級，本來每年開4班，但該年因人口上升，政府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只好要求學校開8班，最誇張的情況是開10班。

面對人口上升或下跌，若不處理或調節，便會出現這種學校班數時大時小、時縮時肥的情況。我們有沒有解決辦法呢？

但是，長遠而言，其實我們應設立調節機制，善用班額、班數和學校的設施，甚至需要思考整個學校制度的規模等，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我沒法在今天這麼短的時間內討論調節機制，但我相信，所有特首參選人聽到我的發言後，均應思考一下如何令香港的學校制度穩定下來，研究如何制訂調節機制。第三個問題，我認為是特區政府對我們的嚴重虧欠，便是吝嗇經常開支。

近年有評論指人口正在減少，但他們忘記了一點，雖然我們的人口正在減少，但每名學生的學習年期正不斷增加。我們的公共教育承擔的範圍由以前以中、小學為主，到現在變為幼稚園亦納入資助範圍。現時高中教育基本上全面免費，入讀大學的人數亦越來越多。由於政府不願意增加教育經費，結果怎樣？

現行的15年免費教育其實做得並不足夠，或會導致很多幼稚園的經營出現困難，長全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無法好好運作。

因此，以往教師可以在過往那種教師編制下做好其工作。當我們談論政府公務員的編制時，往往會說，公務員有新工作項目時，便要增加其編制，我們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內會考慮這些問題。但是，在教育上，政府在增加各種各樣的工作時，永遠不會增加教師數目，教師默默把工作承受。在席很多議員告訴我，他們的配偶或親人任職教師，因此也知道現時教師的工作量非常大和沉重，較過去大很多，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我想我無須逐一分析。當工作量這麼大時，合理的解決方法是改善並加強教師的編制，但政府不願意進行檢討，於是教育界出現了合約教師。政府向學校提供一筆過撥款或短期撥款後，學校便以合約方式聘請教師，於是，學校基本上能維持營運。然而，這做法對這些合約教師卻非常不公道，因為他們的工作與一般教師相同，同樣在課室內教書，但薪酬卻低於一般教師，教學年資亦不作計算，甚至可能只獲得1年合約，每年都要考慮下一年究竟何去何從。所以，很多年青老師都非常彷徨，而最終若我們失去了這些老師，其實是教育制度的損失。各位，我剛才說，香港的學校制度應該支援學生，應該能夠協助學生，在他們面對生命中各種困擾時，減輕他們的彷徨。但是，教師本身也在彷徨，甲教師與一群學生認識及熟落後，第二年便要離開，到另一所學校任職。

甚至在對學校的認識上，他們也要不斷適應不同學校的制度，而且由於他們不斷轉校，他們的履歷表便越來越"難看"，但這是否他們的錯呢？

教育界有很多年青教師。

有一位年青教師甚至告訴我們，他在一所學校任職7年，學校每次對他的評價都是表現優良及十分出色，但校長今年告訴他，請他準備尋找新的工作，學校無法留下他了，而這位校長在這位教師的心中，其實已經是一位良心僱主，已經用盡他的方法來協助他。所以，希望政府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幼稚園教師，尤其是資深教師來說，是非常不公道的。

對於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幼稚園，政府亦不願意提供足夠的支持。政府的人口政策一方面說要提供更多全日制服務，但另一方面，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將會經營困難，較半日制幼稚園的經營會更艱苦，這兩項政策本身是互相矛盾的。我當然很希望政府能與幼稚園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幼稚園教育問題並非純粹限於剛才所說的資助模式等事宜，還包括幼稚園能否真正為小朋友提供一個快樂學習的地方。

然而，在改變這文化的同時，我亦希望政府在幼稚園教育方面特別留意兩類小朋友，其中一類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我們知道早期介入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有很大幫助，幼稚園是一個很好的介入點。

今次的施政報告並非完全沒有優點，例如針對我剛才所說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稚園學童，當局會把撥款恆常化，讓一些社會團體進入學校，為幼兒提供特殊教育服務。我覺得這是良好的做法，但我希望在推進整項策略時——可能特首候選人應該特別留意——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兒提供協助時，應同時加強幼稚園本身的裝備，以提升幼稚園的能力。現時，外界團體進入學校提供支援服務時，學校老師往往沒有空檔可以給予協助，這些團體其實也感到吃力。所以，好的措施其實需要有好的配套支持。所以，好的措施其實需要有好的配套支持。我們亦需要硬件，硬件的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在過去1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很認真地處理"低於標準校舍"的問題，而我們應該繼續妥善處理這問題。施政報告有一小段提及"低於標準校舍"，我希望在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裏會有具體、實在的承諾，加大維修資金，以及檢討有關重建或重置這些學校的政策。此外，如果政府能為學校推行新一輪的"改善校舍工程計劃"，我相信對改善學校的硬件會有更大的幫助。這些其實都只是基本的工作。如果大家曾前往這些低於標準的校舍，便會覺得疑惑，為何香港這個如此發達的城市，為很多學生提供了相當不俗的校舍，但有部分而且是為數不少的學生——我曾計算應該大約有1萬名學生——竟在低於標準、細小、殘破不堪，甚至有安全及健康威脅的校舍接受教育呢？

這項計劃的資助學額由最初的1,000個增加至3,000個，這是好的做法，但我很希望政府亦採納我在過去數年不斷提出的一種做法，就是為自資院校的學生提供類似學券的資助，我相信對於減輕學生的學債會有很大幫助。他們在自資院校就讀，將來對社會亦會有所回報，故此，我認為政府亦應該為他們提供學費資助。

我用少許時間談談香港的政制。我十分希望"一國兩制"能夠真正受到尊重，舉例而言，現時中聯辦似乎正在扮演一個超乎其憲制範圍的角色，我們是否應該研究一下呢？關於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教育局局長原來跟中央的教育部有一個"會商機制"，這是否超出"一國兩制"的範圍呢？此外，我希望真普選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令香港社會可以從對立的情況緩和下來，採用一套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產生我們的政府和立法機關，這是任何一個地方也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的新聞自由、我們的大學——我們的大學最近令我們感到十分心痛。我十分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好好捍衞我們的核心價值。

主席，我只餘下5分鐘發言時間，我想在此與大家談談法治問題。正如施政綱領第八章"法治、管治"的引言所述，"法治對保障我們各種權利及自由，以及促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發展，至為重要。我們會不斷完善法律制度，強化法律基建，以確保......公義得以彰顯。治安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我們的紀律部隊勤勉盡責"。今天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亦有賴我們廉潔的警隊。在2014年9月28日發生的佔中事件中，政府展示出莫大的忍耐，而警方亦同時展示出極高的情操和專業精神，終於克服危機，免卻香港的金融和商業完全停頓。過程中，7名警員在受到極大的壓力下，在維護秩序期間研判犯錯。今天"七警案"已審結，他們面對入獄兩年，做錯事便必須面對法律後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你是警察、律師、教師還是牧師，人人平等。相反，在2014年9月28日發起佔中的3名首腦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導致香港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發生79日的佔中雨傘革命。這是一次革命，令香港翻天覆地，除金融外，還將我們的治安、商業完全顛覆。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令公眾人士對我們的檢控部門有信心呢？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是立刻行動，以彰顯香港的法治精神，這是至為重要的。

因此，律政司司長，是時候坐言起行，採取行動！

主席，香港的廉潔在梁振英治下急速敗壞，廉政公署過往卓著的聲譽受到重挫，令香港人扼腕痛心。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說要打擊貪腐，其實是賊喊捉賊。自從湯顯明案、一眾高官涉貪，梁振英又其身不正，涉嫌收受澳洲企業UGL近5,000萬元款項，香港的廉潔已飽受衝擊。早前李寶蘭事件更動搖廉署的根基。市民對於香港的廉潔越來越憂慮。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前公布的調查結果，市民對廉署的滿意度跌至眾多紀律部隊中最低，只有63.2分。廉署的聲望備受打擊，公眾對於香港廉潔程度評價跌至近10年新低，2016年只有5.95分。民調亦顯示，"希望香港成為廉潔乾淨社會"成為最多受訪者的願望，由2004年的6%急增至2016年的31%，足以證明公眾對香港廉潔及廉署的憂慮。主席，我認為香港的廉潔面對兩大困局，一是制度問題，二是高官個人操守的問題。

湯顯明多年來的惡行未被及早發現便是最惡劣的例子。法例方面，長期存在的貪污漏洞亦威脅着香港的廉潔。前特首曾蔭權涉貪案被傳媒揭發後，社會非常關注《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不適用於特首的問題。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撰寫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建議修訂上述法例，規管行政長官收受利益。雖然梁振英曾承諾修例，但4年多過去，他差不多也落台了，政府仍然不斷以有關法例修訂涉及憲制、法律和運作層面的問題，需要審慎研究及作通盤考慮為藉口，無限期拖延。

梁振英背棄承諾，令漏洞禍延下屆政府。

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大言不慚地說會銳意打擊貪污，實在諷刺。主席，廉署的諮詢制度自港英時期一直發揮重要的監察制衡作用，獲委任的委員大都具備相當高的公信力，尤其負責監察執行處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其工作至關重要，前主席為資深政務官、曾執掌多個決策部門的施祖祥先生。然而，近年梁振英不斷委任公信力偏低、有強烈政治傾向的人士擔任委員會委員，甚至委員會主席，例如曾因利益衝突而淡出港英政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前副主席譚惠珠女士，令公眾質疑有關委員會能否不偏不倚地監督廉署的工作。個人操守方面，2013年湯顯明貪腐事件爆發後，同年年底，廉署收到的貪污舉報數字急挫超過三成。當時在記者會上白韞六居然否認與湯顯明有關，他竟然說"有市民認為今年的投訴數字減少可能與防貪意識增強有關，是好事"。如此掩耳盜鈴，如何能夠取信於公眾？如何能夠維護廉署的聲譽呢？梁振英擔任特首期間，秘密收受UGL近5,000萬元巨款，擔任私人企業顧問，負責推廣業務，但並無向行政會議申報利益，有關行為涉及嚴重的角色和利益衝突而遭受廉署調查。當時的廉署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女士為梁振英涉貪案的最高級調查人員，長年表現卓越，但白韞六不明不白地把李寶蘭女士降回原職。對於這個決定，梁振英居然沒有任何避嫌，默許白韞六作出該降職決定。這個決定受到廉署內外非常強烈的質疑，更令市民質疑梁振英是否借這次人事調動干預廉署的調查，嚴重損害廉署的公信力。主席，回歸以來3任的特首中兩人受調查，而廉署本身受特首監管，造成"特首監管廉署查特首"的矛盾局面。李寶蘭事件正正暴露角色衝突的問題。行政長官由維護小圈子特權利益的不民主制度產生，官商勾結和利益衝突的指控無日無之，我相信梁振英絕不會是最後一個受廉署調查的在任特首。香港奉行法治，無人能凌駕法律。任何人，包括特首，如果涉嫌違法，均應受同樣的制度監管及同樣嚴格的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應受法律制裁。為免我剛才提到的"特首監管廉署查特首"的角色衝突再次發生，我建議廉署應改由退休法官組成委員會獨立監察，監督廉署的工作。中央政府亦須尊重"一國兩制"，絕不能插手干預廉署獨立的調查工作，尤其涉及政府最高層的貪污案。主席，我作為前廉署調查人員，非常清楚知道廉署現役人員一直謹守崗位，秉持肅貪倡廉的信念，即使遇到風雨，都能無畏無懼執行職務。然而，現今社會與二三十年前的環境已大為不同，廉署人員亦要思考過往單靠內部監察是否足夠？是否應增加透明度及問責性，容讓社會大眾及傳媒加強監察，從制度上革新強化，令廉署的聲譽得以重建？主席，廉署近年面對的問題絕非朝夕可以解決，尤其是白韞六對李寶蘭事件的處理手法，令廉署的公信力嚴重受挫。我認為下任特首應要求中央政府撤換白韞六，委任極具公信力的人士擔任廉政專員，作為香港廉潔防線的最後把關者。至於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亦應委任一些具公信力的人士加入作為制衡。未來在一些關乎重大民生的貪污案，例如樓宇維修的圍標案，我與市民大眾均期望廉署做出成績，逐步重建廉署的聲譽。

過去數年來，我們一直不斷揭露很多宗涉嫌圍標的個案，並促請政府檢視。我們一直推動反圍標運動，但政府卻一直"嘆慢板"，令很多小業主蒙受非常沉重的損失。

我再次呼籲政府聆聽我們的訴求。第一，政府必須加強執法，高調打擊圍標的不法勾當。第二，政府必須堵塞法例漏洞，現時《建築物管理條例》漏洞處處，但民政事務總署的修例檢討一直"嘆慢板"。第三，政府必須做好公眾教育宣傳，不要只靠民間團體，包括我自己有參與的反圍標大聯盟不斷揭發這些圍標案來提醒小業主。第四，政府必須向小業主提供專業支援，因為小業主面對這些非常有組織、有專業人士支持的圍標集團，他們的資訊完全落後於這些圍標集團。最後，我亦要求政府認真考慮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一條龍地把現在政出多門的問題，統一由一個法定監管機構監察這麼嚴重的民生問題。主席，還剩下少許時間，我想就今天法院的裁決向保安局副局長李先生表達一下意見。七名警員因襲擊罪而被判兩年監禁。我作為前執法人員，有很大感受。在這個議事廳中，我相信只有我和你是前執法人員，我們絕對不想看到這情況。但是，正如剛才所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縱使是執法者，如果濫用權力，作出任何違法的行為，都要準備面對法庭的制裁。我過去曾公開寫過很多文章支持警隊，大家可以上網翻看，例如標題為"為開槍警員說公道話"、"鐵馬對面，不是敵人"等的文章。我想向保安局副局長說，亦想向警隊的人員說，香港今天的矛盾局面並非源於警隊，警隊只是磨心。但是，作為執法人員，時刻也要保持高度警覺性，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絕對不能濫用權力。縱使面對挑釁，都要保持專業態度。如果有任何違法行為，後果可以很嚴重。我明白警隊最高層需要維護前線同事的士氣，以至警隊整體的士氣；但是，如果有人員犯錯，警隊應該不偏不倚地執法，否則便會令市民大眾覺得警隊偏袒自己人。讓我舉一個例子，就警司朱經緯一案，其實兩年多的調查已是很長時間。大家都知道已有非常足夠的人證、物證，繼續拖延下去只會損害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最後如有足夠證據作檢控，不如盡快進行吧。我亦希望保安局局長向警隊說，現在警隊面對艱難時期，但也應把過往不理想的文化、想法或處事作風革除。警隊並無需要陷入政治漩渦，只需忠實地履行職務便可。香港絕大部分的遊行示威均和平理性地進行，警隊人員絕大部分也是忠誠履行職務。如果因為一些挑釁而令自己作出違法行為，身陷法網，甚至由執法者變成犯罪的人，這是絕對不值得的。我希望政府在處理社會矛盾時多聆聽不同人士的聲音，不要令前線執法人員陷於非常困難的局面。我很希望大家，無論是在鐵馬另一面的市民或在鐵馬對面的警員，不要視對方為敵人。我們都是香港人，只是大家的位置不同，有時大家的觀點相同，有時則不相同，但也不要以互相仇視的態度面對對方。我亦呼籲所有參與遊行示威的朋友，不要再侮辱警方為甚麼警犬、警渣、黑警。這些對警民關係絕無好處，對香港亦絕無好處。主席，我謹此陳辭。

這令我們擔心法律、法治的公信力還有多少。舉例來說，在佔中期間，4名佔中分子衝擊立法會大樓，以鐵馬撞破玻璃大門，顯然犯了非法集結、破壞公物及刑事毀壞的罪行。按照正常情況，他們最少會被判處1年以上的監禁，結果判了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各自支付500元堂費。法官說原本應該要判罰他們578,000元，結果因為這4人收入微薄，所以予以輕判，連賠償也不需要。近年歪理當道，有人蓄意犯法，破壞社會秩序，將破壞社會秩序美言為捨法取義。我們想一想，佔中發生至今已有兩年多，發動者仍然逍遙法外，可以繼續在大學內宣揚他所謂的捨法取義主張，繼續"薰陶"下一代。衝擊政府總部的發動者在法庭上竟然獲得輕判，輕判的理由是甚麼？就是法官相信他們有真正的政治理念和真心關心社會，所以要判處緩刑和社會服務令。現在這幾位佔中的策動者、衝擊者得到甚麼待遇？他們得到幾間知名學府厚待，無須考試便可直接入學修讀某些科目。談到旺角暴亂，多名警察受傷，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其中有部分暴亂發動者身負3項嚴重控罪，包括煽動非法集結、煽動暴亂及參與暴亂，但他們有人竟然可以自簽擔保到外國受訪。

一個連中學也未畢業的人，竟然可以獲得知名學府取錄，繼續逍遙法外，繼續受到禮遇，有特權而遲遲不受檢控。就是向社會發出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如果大家是守法者，看到這種情況，會否很憤怒？有些人因為少許衝動——可能在佔中期間有少許衝動——結果就被重判。我舉一個例子，在佔中期間，旺角佔領區內有人拿起玻璃瓶擲在地上，玻璃瓶內有些易燃液體，他喊了一句"大家一鑊熟"，但沒有做任何事情，也沒有點火，結果被法官判處6個月監禁。大家想一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擲磚頭可以輕判，擲蛋卻要坐監。如果這個社會繼續如此下去，是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不想在此說有關任何法官的任何事情，不過，我們在這段時間看到的事情的確如此。今天有警員因為執行職務上可能有些失誤，結果要坐牢。我相信警員知道自己可能要承受這個結果。雖然他們可能還會上訴，但我相信最後他們仍然相信法治。不過，我相信全港市民會"坐定定，擔定櫈仔"，看看政府、看看司法機構如何對待佔中的發動者和旺角暴亂的策動者，看看他們最後會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香港是個人人守法的地方，所有市民心裏都有一把尺，如果這把尺跟結果看起來不同，大家便會失望，甚至灰心，那麼我們以後如何相信法治？我相信在座所有議員，即使他們當時有參與佔中，也可能是基於某些理由，但我們作為香港的立法者，無論如何都應該維護我們的法律。有人犯法便要處理，我們是支持的，但有不公道的地方，我們就應該拿出來討論。老實說，我相信暴亂、佔中這種罪行完全破壞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整個社會，影響了香港的聲譽。今天，7名警員受到重判，但我相信老百姓心內那把尺永遠存在，希望全港所有警察不要灰心，市民是站在他們的一方的。我也希望大家一起令香港回復安寧，希望我們的社會可以向前發展，不要拘泥於少許政治問題。如果香港失去秩序，失去治安，失去法治，會變成怎樣？我們的法治不斷受衝擊，會變成怎樣？因此，我希望大家深思今次的判決。警察，我們支持你。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容許我說一個小故事。昨晚我與朋友吃飯，他說某天下午乘搭3號小巴，由半山寶珊道前往中環。

當天下午就是梁振英宣布不尋求連任的日子，即是說他被踢走。那輛小巴是一輛非常快樂的小巴。梁振英治港5年，大家看到的是"梁振英5年之亂"，他的罪行罄竹難書。但最罪大惡極的一宗，就是他不單沒有捍衞"一國兩制"，更協助打擊和摧毀"兩制"，形成本地一個很大的信心危機，亦令外人對香港法治和在港投資的信心產生疑問。當中表表者的一個例子當然是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搞了一場"大龍鳳"、說了一大堆話後便不了了之。事發時，林鄭月娥走出來表示他們"非常關心"。然後，梁振英亦出來表示"高度關注"。梁振英當時也承認，假如有大陸執法人員來港執法，那是違反《基本法》的。當然，他事後亦表示李波先生不合作，亦拒絕政府協助，而他們亦沒有證據等。

當我們聽過這件事可能違反《基本法》的說法後，林榮基返港說出他在大陸所受的遭遇，更是聳人聽聞。然後有人又斷言由於林榮基在大陸犯法，故他要遭受大陸那套所謂司法禁錮或制裁，屬正常不過的事，並沒有甚麼奇怪。

剛在上月發生的肖建華事件，看來又會不了了之。

肖建華與李波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李波與他同樣在香港"被失蹤"。李波自稱"用自己方法出境"，真的很奇特，如一個撲朔迷離的故事。直至現在，海關似乎不需要跟進未知的實情，而我們的出入境紀錄亦不需要跟進，這樣不奇怪嗎？至於肖建華，據稱他是有出境紀錄的，但這也很奇怪。

當然，有大陸朋友告訴我，現時大陸雷厲風行、全球打貪，他是逃逸後被抓回去的其中一個主要角色，只是肅貪行動的一個主要對象。這就是大陸與香港兩套思維的分別，很多人認為如某人不是甚麼好人，被抓回去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在香港，我們談的是"兩制"。如果可以公然抓人回去，無須經過香港法院，為所欲為，我們的"兩制"便蕩然無存。當然，我的大陸朋友清楚告訴我，大陸已下令要把肖建華抓回去，甚至要鎖上手銬，而他只是潛逃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訂明，行政長官在香港負責執行《基本法》。

但他們卻引用《基本法》同一項條文賦予的權力，將我們的民選議員帶上法庭，要"DQ"或企圖"DQ"民主派議員。

北京"老大哥"要這樣做，我們便予以配合，不要緊的。

議員又回答他不支持"港獨"，自此"港獨"便成為城中熱話，說得好像真有其事般。

梁振英的做法是引用《基本法》第四十八條，透過律政司司長將議員甚至身份為主席的人帶上法庭，這不只是先河，更可能會打開缺口。將來不只政治人物會成為對象，文化人、評論員、新聞從業員甚至民間團體隨時也可被指違反《基本法》，由律政司司長代表特首將他們帶上法庭慢慢處理，這是否很可怕呢？自1997年至今已20年，梁振英厚顏地說我們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

中港融合，令人擔心白色恐怖。至於"兩制"之便，我們並非着眼於便利或好處，而是核心價值。我希望真的歡送他，開心地放鞭炮，"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在梁振英離開之餘，新一屆政府即使是小圈子政府，也請幫忙挽回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年青人的信心。

今早法院就"七警案"判處的刑期大約是兩年。作為一名律師，我要尊重法院的判決，但我不禁要說一說我個人的感受。這項兩年的判刑，我認為太重。過往的一些關於襲擊引致人身傷害的案例，最輕的刑罰是社會服務令，之後是判處兩三個星期，甚至兩三個月的監禁，跟刑期兩年有比較大的距離。當然，有人會質疑我："周浩鼎，你是律師，你知道如果有知法犯法的情況，法庭一定會判得較重。"當然，可以考慮這個因素，但我想提出的疑問是，兩年的判期，跟過往案例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刑期相比，是否的確存在距離？涉事警員絕對有上訴的權利，而我相信他們也準備就此案上訴。不過，我在此提出的是，有些事實無疑會令公眾產生一些觀感，那是甚麼觀感？大家記得擲磚的案件，涉事的年青犯人被判感化令。當然，有人會說："周浩鼎，你是律師，你知道年青人犯法，法庭會盡量輕判，希望他們盡量不要坐牢"。這個法律的原則，我當然完全明白。但我現在從律師身份抽身出來，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嘗試不以律師身份看這件事。

他們面對那群示威者如狼似虎的侮辱、打壓、挑釁，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執行任務的警員承受很大壓力，精神和情緒都達到爆炸點。

我想請聽到我這段發言的公眾思考一下，這件事發生後，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判決，大家有何感受？

大家看過報章報道，可能知道這些涉事警員中有幾名其實長期服務警隊，過往的表現亦備受讚賞。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宗案件有判決後，警方可能會根據《警隊條例》對他們作出跟進處分，他們有可能會被革職。

換言之，因為一宗案件——我相信他們當時可能一時衝動，做了不對的事情——但這宗案件可能會毀掉他們和家人的一生。

我知道我之後到外面，有很多人會說："周浩鼎，你作為一名律師，你不尊重法治，法院作出這樣的判決，你便要尊重，不能評論。不過，我現在嘗試抽身，真的以一個普通市民和議員的身份說出這番說話。

我現在返回我今天為了施政報告辯論預備了的發言，內容包括小額錢債審裁處職能的提升。現時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的申索金額上限是5萬元。

所以我一直希望爭取把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的申索金額上限由5萬元提升至10萬元，讓多一些人受惠。

當然，我認為上限仍有增加的空間，但接下來，我希望政府能繼續細心研究，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職能提升後，我相信審理的案件會增加。對於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的支援是否足夠，我希望政府能就這方面增撥資源。特別是這些案件中，申索人並無律師代表，以省掉律師費用，但審裁官在處理這些案件時，同時可能因為沒有律師代表，便會用相對較長的時間。我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多撥資源，支援審裁官。其實如果他們能較快審結案件，便能更好地服務市民大眾。

大家仍然記得"康橋之家"事件，由於受害人不能在庭上作供，所以律政司最後必須撤控。

我希望將來透過這項改革，在處理刑事案時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納傳聞證據，以加強保障易受傷害的證人。除修改法例外，我亦期望律政司或司法機關參考海外的做法，對保護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進一步考慮其需要，確保他們在審訊過程中獲法律保障。例如可參考愛爾蘭現正採用的所謂ground rules hearing的模式，即是說法官在審訊之前，可就律師進行盤問時的盤問內容、用語、肢體語言、態度和語氣等提出一些指引，藉此減低盤問對有關證人造成的影響。我很希望律政司或司法機關可考慮採用這種ground rules hearing的做法。代理主席，最後一點，我想說說政府在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所作的施政報告簡介中，曾提到將來會進行一些反歧視工作。

我對這方面表示歡迎。然而，今天早上我聽到陳志全議員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到，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我便要在此表達一個觀點：我自己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相當有保留。主要原因是，我曾參考其他國家的多個例子，發現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後，很容易會造成逆向歧視；甚或據我們的了解，要是很多有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甚至學校，在使用教材講述有關性傾向的內容時，以一男一女的婚姻為例，如果稍為沒有提及某些另類婚姻的情況，也有機會誤墮法網。所以，我想在此提出，所謂性傾向歧視立法，很容易會令很多人誤墮法網，亦會造成逆向歧視的情況。這些情況在其他國家亦會看到，所以我對這件事相當有保留。我認為香港對這件事要非常小心地處理，一旦真的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會帶來非常大的壞影響之餘，卻未必一定能達致預期目的，就是消滅歧視。

我們必須尊重不同性傾向人士，而消除對他們的歧視，可從很多不同的方法着手，例如我剛才提過的公眾教育、文化教育等。

代理主席，我在前4節都未曾發言，因為有其他工作在身。事實上，聽畢官員對4節發言的回應後，我深刻感受到官員只提供基本答覆而已，並沒有直接回應議員的訴求或修正案。所以，我覺得在哪節發言，未必有太大意義或分別，故此我留待最後一節才發言，而最後一節辯論是有關整個香港的法治、管治、行政及公務員等範圍。代理主席，首先，我今天聽到多位同事均就"七警"事件發言，其實我對整件事也有深刻感受。對於"七警"因魯莽行為而需要面對刑責，大家均表示婉惜，畢竟他們都是警隊的資深前線工作人員，相信他們過去對整個警隊也有不少建樹。可是，我必須強調，在當時的環境——一個"佛都有火"的環境——他們不單長時間執勤，面對龐大工作壓力，同時亦面對參與人士把他們妖魔化和敵化等社會言論，令他們所面對的壓力和精神困擾加倍或數以億萬倍，因而作出這些不當行為。所以，整個社會也表示婉惜。此外，在法治層面，我感謝現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對於打擊"港獨"的認真和謹慎。事實上，《基本法》第一條便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任何"港獨"人士的主張已違反或侵害了《基本法》，影響香港的"一國兩制"，根本就不應容許他們存在，無論在法理、情理或現實情況上，也不能容許"港獨"滋長，所以必須要予以迎頭痛擊。此外，對於一些不敢倡議"港獨"但卻採用自決來包裝的黨派，全港市民需要一起予以深刻警惕，因為所謂的自決，其實就是為"港獨"打開一個缺口。他們說如果將來人民自己決定脫離中國，他們也不會反對。大家從未聽過一些主張自決的人士表明堅決反對"港獨"，或即使將來出現任何情況或結果，他們也會嚴厲反對"港獨"，他們從來不肯作出這種承諾，所以有關說法十分弔詭，並只會混淆公眾。至於管治問題，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如果要把所有群體分類，勞動人口永遠佔絕大多數，所以我認為任何地方要做好管治的話，必須要妥善解決及處理"打工仔"的保障。

所以，我們只提出一項很合理的訴求，便是"work-life balance"，大家也想工作與生活平衡，但我們能否做到呢？現在的工時仍然超長，主要是由於加班文化。所謂加班文化，是用無償加班作考核，即"硬掘"，老闆就知道你一定須加班。

如果政府沒有為"打工仔"着想，不能因應他們的身心健康做好工夫的話，便實在難以得到市民支持。

所以，我們工聯會堅決不承認這份報告，也拒絕重返標準工時委員會參與討論。此外，我必須強調，我們曾接獲一些個案的時薪原本是40元，但加班竟然只給予最低工資，這正正是因為欠缺法律保障，原來加班不但無法領取等份的工資，還要吃虧給老闆，如何能夠堵塞這個漏洞呢？我在此必須再三強調，標準工時絕對不等於最高工時，很多老闆想妖言惑眾，又或想轉移視線，恐嚇僱員設立標準工時之後便無法找他們加班，僱員工作滿8小時便要回家。

標準工時是指合約訂明一個基本工時，加班便要"補水"，並不是指最高工時，希望商界或政府必須協助社會弄清楚這個概念。

本月初，有一個事務委員會討論對沖的安排，當時署理局長親自前來解畫，當中提及由政府提供10年基金，協助紓緩僱主在取消對沖後的承擔能力，但很可惜，我一看便發現不妥，因為政府的10年基金的分擔比例採用遞減形式，遞減形式有何問題呢？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上屆政府為了鼓勵將商用柴油汽車更換最新的減排車輛，所以使用了遞減的方式，即首年換車的資助額較大，如果在最後一年才換車，資助額便會較少，目的是希望誘使車主提早換車，這是順理成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10年基金也使用遞減的模式，即是要求僱主提早替員工"埋單"計數，這種做法正正與設立基金的目的背道而馳，因為設立基金的原意是作為緩衝區，避免出現遣散潮。用10年作為緩衝區這個主意相當不錯，但一旦使用遞減的模式，便將整個計劃反轉，原本好事變壞事。所以，我希望局方盡快進行仔細研究和諮詢，作出調整。

局方永遠以同一理由來解釋，說中醫服務現時並非衞生署或醫院管理局提供的恆常服務，所以不予考慮。

我在較早前的會議上也指出，其實政府在節省甚麼呢？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政府即使提供加強版的長者生活津貼，也絕對不能替代現在坊間要求的退休保障，工聯會則稱之為綜合退休保障計劃，希望人人有份、免審查。如果政府以為設立這項加強版的長者生活津貼，便可以不再提退休保障，我相信這想法太天真，因為我感覺到坊間的壓力和輿論只會越來越強烈，越來越積極。

談到長者福利，大家一定會提及今次施政報告附送了一些"豬骨"，這些"豬骨"都很難接受，就是一方面取消"衰仔紙"，但另一方面又將長者綜援的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很多同事也提過質詢，但部門回答不到我們，縱使有研究說人口政策是要釋放勞動力，現在的長者很精明，身體又健康，所以他們也要出來工作。但是，這只是單方面的研究。我曾提出質詢及意見，我問政府究竟勞動市場對於這些60歲至64歲的長者的需求有多大？是沒有數字的，唯一的數字是勞工處過去1年做了300宗長者就業配對。

我自己預計，兩年約章完結後，很大機會又要進行很多漫長的程序、諮詢，最後可能要三四年後才會有答案。

堆填區的壓力，上屆議會已有深入討論，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減廢是必然要做的工作。如果要減廢，必然離不開強制性分類回收，但強制性分類回收又牽涉是否需要按成本收費。這麼具爭議性的項目，請政府早日進行仔細的諮詢，希望大家快點討論清楚，快點上馬，因為我們已經比台灣落後了16年，台灣在2000年已進行有關分類和徵費，為何香港這大城市會落後於人？此外，科技始終很重要，如果沒有科技的配套，環保回收也只是空談。我最近到過一些回收貴金屬的地方，印象很深刻。

大家都提到，房屋始終與管治關係密切。

當市區推出新公屋，他們一"上樓"，數字便會突然變大，這個是可預見的將來。所以，為何全港市民，尤其是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都覺得輪候公屋可能比中六合彩更重要？六合彩可能是一次過，但有人可能寧願抽中公屋，可以供幾代人居住。另外，租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認識一名"打工仔"，他是職業的士司機，為了方便工作，在灣仔租住板間房。

因為新樓的樓價永遠用來"托市"。換言之，新樓越多，樓價升得越快。

青年人其實都有房屋需要，很可惜，公屋制度實施非長者一人的計分制，他們"上樓"的機會很渺茫，除非真是不怕等候多年，才有機會輪候到一人公屋單位。

代理主席，這份最後一年的施政報告也是本屆政府的失敗寫照。今天法院作出了一項判決，我相信對曾經歷雨傘運動的眾多香港市民而言，這是很特別的一天，但我們在乎的並非判決。雖然這數天，社會上對法官作出的定罪有種種過分的聲音，批評法官的判決，但亦正正回應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去年說的話："法院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中偶然涉及重要的政治及社會層面，顯示社會對法院工作的意見呈兩極化"。除馬法官外，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任及現任主席亦分別於不同場合表達類似意見，但最令我們感到離譜和可耻的是政府牽頭令法治受到挑戰。雖然這次並非政府一意主動要求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但梁振英政府之前牽頭藉着原本可由立法會或法庭解決的宣誓風波主動挑起紛爭，令這件事踏上不歸路。其後，他甚至示意或暗示中央透過人大常委會釋法，公然踐踏"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港人治港"，這就是現任政府包括律政司司長作出的惡行。當今有很多人包括剛才民建聯的周浩鼎議員，他忘記自己的律師身份說："我現在不是律師，可以任意批評"。

梁振英上任數年，不斷製造風波，又製造"港獨"議題和無數紛爭，卻可以繼續逍遙法外。

再往下看，當日的指揮官及這7名警員的上司，他們無須負責任？北京無須負責任？

縱然"689"梁振英如此，但他作為資深大律師，為何可以為虎作倀，做出這些事？

不過，我們不應亦不能沾沾自喜，因為架在每個香港人頭上的那把刀每天仍不斷亮出。管治是怎樣的管治？當兩位主要參選人即兩位前任司長宣布參選後，便可肆意抨擊現行很多政策的不當，包括應取消小三評核試，而對教育則應增加撥款。政府其實不應做守財奴，而應增加撥款，鼓勵各行業提升競爭力。

我們的選舉不單無法體現真正的普選，去年的確認書事件以至最近選舉管理委員會表示不合宜的一些民意計劃，即當時令王國興不能重返議會的"雷動計劃"，他們更會想辦法禁止。但大家是否知道建制派背後財大氣粗或有錢得很的民調機構每天為他們分票、配票？政府看不見；很多公然或私下的"種票"甚至賄選，政府也看不見。政府不但看不見，還要用盡方法成立無數基金協助他們"派錢"。對於這種選舉制度和做法，香港人會認為公平、公正嗎？我們被困在鳥籠裏，他們還要向鳥籠噴灑污水，繼續扼殺香港苟延殘喘的法治、民主的選舉和制度。它對貪污、貪腐視而不見。

然而，如政府不為香港的管治先向前多走一步，作出合理的整治、整頓，便只會姑息養奸，令香港連最基本的行政制度也面臨崩潰。

還會有其他投資者來港簽約嗎？不過，這並不要緊，因為支持下屆政府的生意人有很多方法賺錢。透過地產霸權，他們有無數方法賺錢，最苦的是所有香港人。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謹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就民政事務的相關範疇發言。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特首在文娛康體活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們覺得是一項德政，例如政府公布詳細的體育設施發展計劃，包括未來5年會在社區增建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相信很多運動愛好者均樂見其成。事實上，這26個項目之中，很多是當年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遺留下來的項目，今屆政府幫忙"找數"，我認為是一項德政。但是，這26個項目全部也是一些體育及康樂設施，對於一些比較靜態或喜歡文化藝術的市民來說，可能會有點失望，因為當中對社區會堂或藝術設施並沒有太多提及，政府計劃興建的文化藝術設施亦相對較少，希望政府能夠多加關注地區對文化藝術發展的需要。

回看過去數星期，反對派議員持續"拉布"，財務委員會仍然有數以十項逾百億元的撥款尚待審議，導致"大塞車"，要審議地區工程撥款，可說是遙遙無期。

其實，這些工作與地區行政有莫大關係，正如今屆特首也指出，"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對於現時的地區行政，又或是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雖然今屆政府已較以往重視，但對於它們角色的改變或支援方面仍然做得不足，例如對一些地區服務的監管。我們經常說市民對於現時地區上例如衞生或清潔等情況不太滿意，有關服務也未能達到他們的期望，但他們認為區議會應該擁有很大的權力，可以令地區上的服務推動得較好。但是，很可惜，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如何加強地區行政、加強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令他們能夠統籌一些地區服務，是相當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對區議會或區議員的支援。

我們特別關注到區議員的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升幅低於1.2%，基本上不足以應付辦事處租金和議員助理薪金升幅等。正如我剛才所說，"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現時很多議員除了要處理不同的個案外，政府提出很多公屋計劃或不同計劃亦須交由地區討論，而不同的規劃涉及很多專業知識，包括剛才提到的康體項目，大家又要進行研究。

我們亦看到近年租金高企，即使是房屋署的單位也要加租。區議員租用辦事處的開支越來越高，加上地區事務增加，需要挽留助理和增加助理人手，在這方面的支援絕對不足夠。

因此，針對上述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夠有系統地檢視區議會現時的角色及對區議員的支援，特別是調整如聘請助理、租用辦事處等實報實銷的營運開支，協助區議員與區議會建立穩定及優秀的團隊。政府同時應該認真考慮怎樣幫助租用私人物業作辦事處的區議員，提供額外的援助，令他們可以有穩定的地點服務市民。議員除了關心地區行政之外，亦越來越關心業主立案法團的情況及屋苑的管理，因為他們也是在地區上協助管理屋苑的一分子。

他們十分熱心，但有關的知識可能不多，而政府對他們提供的支援亦未必足夠，導致在進行維修的時候便"講錢失感情"。雖然他們確是十分熱心，但當談到用錢的時候，由於大家都是業主，可能立即提出質疑。因此，我們很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夠提供更多協助。特首在施政報告表明關注大廈管理及樓宇的維修，提出會推出第三期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由政府協助法團進行大維修。但是，我希望政府就打擊圍標問題真的再加強提供資源或支援，例如成立一個大廈維修局，邀請屋宇署、市區重建局、廉政公署、警方、民政事務總署等部門共同就屋宇維修中不同的層面，向居民提供相關的專業意見、協助及支援。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除了為市民建屋，讓大家完成"上樓"或置業夢之外，亦要令他們在"上樓"之後能夠安居樂業，在屋苑有好的生活，無須再擔憂。最後，尚餘一點時間，我想談談兩地的關係。回看近年很多矛盾或社會上的爭議，其實都源於內地與香港的接觸越來越多，合作的項目越來越多，人的往來亦越來越多，繼而出現一些矛盾。當中涉及到一些實行已久的政策缺乏定期檢討，又或沒有因應變化而作出調整。以自由行為例，最初在SARS的時候是很好的政策，能夠幫助香港經濟恢復，但後來由於太多人前來香港，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這是要適時檢討的。我在北區的工作亦面對很多有關水貨及學額的問題，這些都可以透過政策疏導。

便是梁振英製造出極大、極大的社會撕裂的時代。周浩鼎議員表示他撇開律師的身份，只是以市民、議員的身份來看這宗案件，又說即使街上被多人批評也不害怕。

大家在電視機畫面上看到，他們拳打腳踢受害人，"拳"和"腳"是名詞，"打"和"踢"是動詞，這是切切實實、真真確確發生的事，並不能以一時衝動來解釋。他們打在受害人身上的一拳，最痛的並不是傷者，最痛的是香港社會。警察當完磨心，群眾傷痕累累，香港的民主未有寸進，我們真的要多謝梁振英。

周浩鼎議員有一句名句，他說："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做朋友，而不是天天你打我，我打你，香港不是這樣的。

各位，這撕裂是如何造成的呢？

香港人深信的民主，便是小至一位坐在公園的長者，大至上市公司的老闆，各人手上均有一票，票值相同，他們有權利、有能力選出這個城市的特首。如果這個民主制度可在香港實踐，特首候選人便要落區問那個最無權、無勢、無財無錢的香港人，要怎樣才能爭取其手上的一票。

老實說，不論對誰來說，這個畫面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訓。除了要回應周浩鼎議員而評論今早的案件外，我也想說說在法治上，我們對政府有很多寄望。容許我再一次提出康橋之家的個案。康橋之家引發10萬人聯署，一石擊起千重浪，我們希望政府能為最弱勢、無聲的殘疾人士、智障人士，捍衞他們最基本做人的尊嚴。

有人會問為何要為動物發聲？動物既不能投票，又不懂說人話，為何要保護牠們呢？香港作為一個先進城市，我們確實需要思考怎樣保障無聲的動物的生命。

大家不會看到貓狗自己走上街遊行，但香港人會帶貓狗這樣做。各位，香港可愛之處在於700萬香港人也是真心希望這個城市可以越來越好。我們要守着一些看似正在流失的價值，亦希望為我們的下一代守着最漂亮時刻的香港。管治和法治，從來就有着非常重要的關連。

如何令香港有善治，首先就要代入下一代，了解他們的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情。大家不得否認香港讓人追求夢想的天空越來越窄，有夢亦難飛。我們政府有很多空間可以推動文化創意、藝術發展，但政府往往也沒有處理。青年問題、青年政策，往往並非考慮如何扶植青年，而是把青年當成一個問題，以為解決了便沒有問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一個20歲的青年，這樣拖了15年，便35歲。

如要善治，便要讓這個城市的下一代看得見未來。在今次這個非常冗長的辯論中，回顧5個環節的內容，我們看到有很多問題是政府應解決而未有解決的。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要在這個城市落地生根，便要在這城市置第一塊磚，置一頭家，只有安穩了，未來才可在其他方面發展，不論是事業、夢想、工作，還是生活。其實，很多年青人也很想努力，很想延續上一代那"獅子山下"精神和香港故事。這是可以的，但政府要思考，要知道民間疾苦。

當環境欠佳時，社會的怨氣甚深，怨氣越深，反抗就越大。這是全香港人用過去5年時間得到的深刻教訓，因為我們也患了"梁振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們也害怕，不想繼續鬥下去。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要把希望放在未來，而不是放在他最後這份施政報告。如果梁振英以這份施政報告為他從政的工作劃上句號的話，這是一個殘缺不堪的句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剛才鄺俊宇議員提到社會撕裂，"撕裂"這個詞在他的發言中出現了不下10次。我想請鄺議員在離開會議廳時看看，撕裂一件東西，不是靠一隻手，而是要雙方的。如果他把甚麼事都推到梁振英身上，好像千錯萬錯，都是特首的錯，他自己沒有責任，他自己沒有錯，這個真是神一樣的邏輯。我知道鄺議員寫愛情小說、愛情散文，寫這些東西不需要有理性，亦不需要有邏輯。但是，在議會內辯論，我們分析時事、分析政策，是需要理性和邏輯的。是否一個人就能夠撕裂這個社會呢？民主黨沒有責任嗎？議會沒有責任嗎？大家都要去思考。

鄭松泰議員今早的發言，基本上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他經常批評政府與他鬥爭。

過去數年，市民只看到街上很多"港獨"的旗幟、很多激進組織，當中包括鄭松泰議員所屬的政治團體。他們衝擊法治的底線，以暴力搞抗爭、搞街頭抗爭。他們批評別人對他強硬，這是否顛倒是非的說法呢？他也說，香港人才外流，甚至批評會議廳內一些議員。他是否人才，我留待社會作出評論。不過，我想對鄭松泰議員說，在會議廳內有不少議員在其業界中，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如果我們真的有人才外流的情況，這數年間，社會的動盪，佔中、旺角暴動、佔領西環，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他們擔心社會不穩定，所以才會選擇移民。如果好像鄭議員這類激進的議員，不斷在社會上挑動矛盾，我相信人才外流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另一個我覺得我需要回應的發言內容，就是剛才梁國雄議員站着，對袁國強司長說："關於佔中，你有證據就告我，任你告"。這是梁國雄議員剛才的原話。我覺得他說這句話，其實非常無耻。如果他有政治道德和勇氣，應該自行投案，不應該在受《立法會條例》保障的會議廳內說這些話。他有份搞佔中，為何不去承擔責任呢？

剛才有很多議員都提到今天判刑的"七警案"，在我未說"七警案"前，我想提醒大家為何會有"七警案"呢？就是因為有佔中，如果沒有佔中，怎會有"七警案"呢？但是，佔中至今已有3年，佔中的罪魁禍首，依然逍遙法外。當然，剛才很多議員都提到，這7位警員在執行職務期間面對示威者不斷挑釁，長時期在巨大的壓力下執勤，一時衝動犯錯而被判監，令我感到非常可惜。看佔中整件事，佔中三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民思潮這類搞手、組織，至今依然逍遙法外。香港很多主流媒體對這些佔中三子、佔中組織至今仍未被起訴，均存有很大疑問。如果我們將"七警"和佔中三子放在一起，市民就會看在眼裏，痛在心裏，同時，亦會由感到悲痛變為感到悲憤。因此，司長，社會將會有更多市民，甚至以往不願意發聲的市民和支持溫和建制派的市民走上街，這是有原因的。當然，司長會告訴我們，要讓這些佔中發起人接受法律制裁，舉證的門檻可能很高，但不能因為門檻高便不做。法律和公義必須得到彰顯，也要讓市民看見。在另外一個層面，我們可能也看到很多參與旺角暴動和佔中的人至今仍未被繩之於法，司長可能又會說是舉證問題，因為他們在參與運動或犯下罪行的過程中戴了口罩，所以無法舉證。我想告訴司長，其實議會在去年也提出要考慮在香港訂立禁蒙面法，我想保安局副局長對此也非常清楚。這並非新事物，代理主席，在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丹麥和奧地利都有這項法例，禁止公眾人士在參與集會時，在沒有合理理由下掩飾自己的身份。我最近知悉一項研究，英國有一位心理學家調查了500名有暴力行為的罪犯，當中有超過200名在犯案時是蒙面的。蒙了面後，他們的攻擊性、侵略性、破壞力，甚至對受害者的恐嚇程度，比沒有蒙面的高出很多。如果我們能禁止一些參與示威、集會、遊行的人蒙面，相信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衝突發生。即使出現這些衝突場面，警方和執法部門也能更容易作出起訴。因此，我希望局長能再三考慮盡快將禁蒙面法提交立法會，讓我們審議。為何一些歐美國家都有這樣的法例？因為他們經歷過很多大小暴動，汲取了一些悲痛的教訓，才會立法。此外，在餘下的一分多鐘，我想說我看到保安局就假難民的問題上很努力，但似乎現時問題仍未能完全杜絕，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加派人手，做好甄別工作及處理好現時積壓的個案。希望假難民問題不會繼續在香港社會中對市民造成困擾，也不會繼續浪費大量公帑。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來到今次施政報告辯論的尾聲，我們談及管治的部分，我無意在此對今天其他建制派議員的言論逐一回應，我反而希望利用以下時間啟發思考，探討一下在過去5年，尤其是政府已到了任期的最後1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如何集體展望，為未來把脈？今天適逢是7名警員判刑的日子，我們看到嚴重的兩極化，即使是本會其他同事的發言，也呈現了這種現象。代理主席，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人為此大肆慶祝，大呼痛快；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人認為判刑過重，甚至有人辱罵法官，這些是我們過去比較少看到的情況，而香港以往的一些大型案件，亦很少出現這種極端兩極化的情況。當然，這宗案件並非由石頭爆出來，並非無故發生，這個結果當然是來自過去兩三年來社會的嚴重撕裂和對立。

我會形容這是一種表徵，而實際上，我們要看的是3重關係。

第一，是香港人與香港人之間，人民內部的關係；第二，是人民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第三，是香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這3重關係在過去5年已經被嚴重破壞。以下時間，我想慢慢闡述一下這3重關係。首先是我剛才提及香港人內部之間的關係。我在開場白提及的"七警案"已經是一項表徵。

我覺得我們要從足夠的高度、以足夠的智慧來看，其實這是一個已經跨越20年的問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並非由人民無故生起的，這必然是第二重關係，即香港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才會衍生出來。代理主席，特區政府與香港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甚麼問題呢？回歸後，大家也會有合理的期望，由人民當家作主，理應得到善治——良善的管治、友善的管治，這個"善"字可以代表不同的善，但過去5年，我們有否看到善治出現呢？究竟這5年來，香港人生活得比較開心，還是比較失落呢？正如陳克勤議員剛才回應鄭松泰議員的發言時提出移民論，究竟在過去5年，香港人移民的數目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我們手邊未必有確實數字，但我們撫心自問，身邊有沒有人因為在過去5年遇到不開心的情況而移民呢？移民代表對這片土地失去希望，對這片土地失去信心，更代表他們在香港找不到善治。善治很簡單，其實歸根究底，並無客觀的量度標準，但我們看到一個元素，便是信任。

當然，永遠是掌權者對無權者的一份尊重，這份尊重可以是聆聽民意，而即使在聆聽民意的過程中，可能會聽到很多反對的聲音，但掌權者若仍然能夠虛懷若谷，這才是我們期望獲得的尊重。然而，非常可惜，過去5年，我們看不到這種尊重，我們看到的是每況愈下。我無意在今次的發言中特別針對某一事例，但我必須提出一宗具體事例，以協助我闡明論點。代理主席，以兩個月前發生的西九故宮館事件為例，在程序上，政府有否做足工夫，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其實，當香港要求或建議把故宮的文物引入香港開設分館，我覺得客觀而言，大部分香港人不會有強烈反感。但是，問題來自哪裏呢？便是來自一個黑箱作業的決定，致令一件本來是中立甚至可能是好的事情，現在卻演變成人人都反感的一件事。這是否完全違反善治呢？很明顯，這是其中一個例子。當人民感覺不到政府尊重他們，感覺不到政府願意聆聽民意的時候，最終政府怎會獲得信任呢？當政府缺乏市民信任的時候，便不會獲得更多的尊重，這樣只會演變成一個惡性循環。若特區政府與人民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絕對會直接影響第三重關係，就是香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無可否認，我們現時生活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現時與中央政府之間存有一種必然的憲制關係。而實際上，代理主席，請在席每位同事撫心自問及觀察一下，過去數年，香港人對於中央政府的觀感、信任、態度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是否每件事都必然與中央政府有關呢？

有議員剛才提及過去一兩年發生的某些人在香港失蹤的事件，這當然直接打擊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威信。中央政府未必在每件事上都需要干涉香港的事務，但特區政府及中聯辦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有行政和決定、所有讓香港人看到的行為，都有可能直接遭香港人算到中央政府的頭上，而這會破壞第三重關係，就是特區人民或香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當然，我在此必須補充一句，去年年底發生的釋法事件亦大大削弱了第三重關係。代理主席，這3重關係互相連結及影響，任何一重關係出現了裂痕，另外兩重關係都不會好。我想在此特別強調一點，就是第二重關係是這3重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如果特區政府與香港人之間不能維持友善的關係，另外兩邊亦會失去平衡。特區政府與香港人之間的關係惡化的另一個表徵，就是利益。過去5年，我們聽到坊間說有大量的所謂"梁粉"進佔不同的政府高位。

正因為這個原因，香港人對整個利益管治集團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加深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施政能否得到市民的正面回應呢？

代理主席，本屆政府已經來到最後的日子，我們多費唇舌可能已經不切實際，應該要做的可能是展望將來。現時有一點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就是在已經宣布參選的人之中，必然有一位於7月1日就任成為特區首長。究竟這位準特首有沒有足夠的胸襟和智慧聆聽民意，細心思考過去數年社會發生的問題，找出問題之餘，更能夠對症下藥呢？當然，我們有一個很善良的期望，無論這位新任特首是男還是女，我們也希望他/她會有足夠的智慧及胸襟面對過去5年的矛盾，並一一化解。

代理主席，我完全理解及認同出任特首並非易事，我亦不會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要求由一位超人或聖人擔當這個位置，我只希望這位特首能夠真正細心地疏理一下過去數年的問題。明年今天，我們希望能迎接一位有足夠能力為香港人帶來希望及曙光的特首，我們希望明年能夠在此就致謝議案投下贊成票。

代理主席，剛才陳克勤議員的發言實在很可笑，他說撕裂是雙方的責任，所以當管治者與人民之間出現撕裂，其實人民也需要負上責任。這種說法完全缺乏現實觀和權力觀，他言下之意是，當統治者要強姦人民的意志時，如你不想出現撕裂，便要配合被強姦。

在2015年，政改方案以8票贊成、28票反對遭否決後，梁振英一直沒有再在政制方面作任何改革和推動。今年，當他表示不再參選行政長官選舉後，今年的施政報告更成為一份"跛腳鴨"報告，在政制方面完全交白卷。他曾經表示，希望日後的教科書談到他時，會提及普選是在他的任期內落實。如今回想，相信大家都會覺得相當諷刺。但不要緊，即使今年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提及政制方面的工作，由於特首選舉在即，民間與不同派別之間也有廣泛討論，就着民主化進程和抗爭策略掀起論爭。我不會在這裏評論個別參選人或對任何人表達支持，我只希望透過審視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指出公民提名——即雨傘運動的精神——的重要性。談到特首選舉，社會上出現的種種討論，與其說是論戰，倒不如形容為好像宮廷劇的劇情分析：究竟皇上的想法是甚麼？既然甲大臣得罪了皇上，不如我們推舉乙大臣出任吧？我相信，連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也不會出現這種對白，卻偏偏出現在21世紀的香港。其實，一場真正的選舉本應是候選人之間的政綱和管治能力的公開大比併。但是，現時整個社會的討論焦點，是哪位參選人取得足夠提名票"入閘"？哪位參選人的公關團隊比較出色？其實，這些討論真的很奇怪，尤其是提名期即將結束，那位所謂呼聲最高的女參選人，時至今日仍未提供一份完整的政綱，但她差不多已取得足夠的提名票"入閘"。這簡直是荒謬絕倫。歸根究底，問題是我們面對的根本是一場小圈子選舉，市民無法取得提名權，也沒有投票權，所以，這些參選人也懶得爭取市民的支持。我相信現時最飲恨的應該是某位建制派參選人，她曾在2015年表示反對公民提名，但現在提名期即將結束，她卻說希望這是一場公平的競爭，反對欽點。其實，如果她當初支持公民提名，或社會上真的有公民提名，相信作為港島區票后的她也能輕易"入閘"。說到公民提名，其重要性在於讓香港人對香港的事務有真正的"話事權"。說起來很諷刺，但這是事實，香港人對本地的社會事務一直沒有充分的"話事權"。由中英談判到主權移交，到了今時今日，不論局勢如何轉變，真正的香港人只有靠邊站。1980年代，我們對中共或者尚有一絲期許；1989年後，我們傷心怒吼。今天，我們知道必須踏實地爭取民主，寸土必爭，希望為下一代爭取一個合理的社會，但這些呼聲一直未被尊重。說到底，我們一天未突破小圈子選舉，任何候選人希望當選或連任，都只會附和小圈子中的特權階級，他們只會聚焦於這些利益集團背後的利益板塊，根本罔顧市民的福祉。不論是誰當選，最後只會成為特權階級的扯線公仔。

我記得在反高鐵時，曾經有段短片記錄了一群行動者的苦行，影片名稱是"別讓你們將來的孩子，再向別人下跪"，意思是寄望我們面對壓迫時能勇於抗爭，為下一代留下一個理直氣壯的社會。理直氣壯看似簡單，但偏偏沒有在這個社會上出現。我記得，當時我的學生創作了一句口號，深深打動了我，那句口號是"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教我埋沒良知"。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根本扭曲到一個滿手鮮血、草菅人命的地步，無數長者要拾荒過活，33名學童連環自殺，這個政權有正視過嗎？不就是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罔顧民生嗎？對於各種社會議題，不論市民是全面支持或反對，我們最終都沒有"話事權"，亦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壓迫。

要改變這個局面，我覺得唯有透過選舉制度落實真正的民主，令市民的意願有權進入政府，才能改變這個局面，人民的意願才會被尊重。很多人說，民主不能當飯吃，而且民主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我更想指出，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只會產生更深切的社會矛盾。我希望藉以上這番說話，與廣大香港市民共勉。也許我們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偶然會感到疲累和迷茫，但我很希望大家明白，公平和公義並非空洞的口號，而是我們致力爭取的社會現實，是我們希望下一代能夠存活的景況。今天我們覺得空洞，是因為這個社會仍然未有公平和公義。我希望下一代能夠生活在一個公平、公正和公義的社會。我實在不希望在數十年後，當我們的下一代面對強權壓迫而感到無助，反問我們究竟為他們做過甚麼時，我們會無言以對。直至今天，我仍然希望大家緊記雨傘運動的精神——"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也希望大家一起致力爭取。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在施政報告中，政府表面上依然提到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會繼續維護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但事實上，香港社會清楚看到，政府既未有根據《基本法》落實民主政制，對種種核心價值亦無從維護。直至今天，《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圍仍然未包括規管行政長官；橫洲發展計劃突然取消，第二期及第三期發展無限期延遲，當中被揭發牽涉向鄉事勢力"摸底"而未有進行廣泛民意諮詢；高官甚至與發展商被判貪污賄賂，官商勾結罪成。整個香港社會也清楚看到，如果沒有民主，我們便沒有辦法有效監察政府，防止政府行差踏錯。施政報告提到的核心價值內容，正正是在傷口灑鹽。立法會的角色本來就不是當橡皮圖章。當政府未盡本身的責任，立法會便要發揮防止政府走錯路的功能，避免政府的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的權益。這有如一輛汽車，我們不能任由一輛沒有剎車掣的車高速飛馳，而立法會代表市民監察政府，正正就是發揮剎車掣的功能，為要確保行車安全。立法會本應有更積極的權力，雖然三權分立比帝制或專權的效率為低，但慢總比錯好，遲到總比不到好。歷史教訓清楚告訴我們，權力令人腐化，一定要有良好的制衡機制，方能避免腐敗。我在過去短短4個月的立法會經驗中實證發現，有部分官員願意與我們溝通，而且對我們給予的專業意見從善如流，一起把計劃作出輕微修改，有建設地達致雙贏，我們對官員作出高度評價。反之，我們發現另有部分高官敵視民主派議員，不願意溝通，事事故意挑起矛盾，對着幹，結果便一事無成，只顧指責議員拖慢施政。據我過去4個月的親身實踐，我從兩批官員身上發現，官員的態度和他們對立法會職能的理解，實際上導致很多不同的效果。從這些實證中，我們發現只要行政機關可以正面理解三權分立，明白民選立法會議員的監察制度是制度的一部分，便可以有效防止行政官員犯下嚴重錯誤，亦可有效改善施政，只要有這種正面的理解，便可以透過溝通改善施政，以及更有效地避免犯錯。可惜，現時的立法會已失去了制衡的權力。既沒有自由提出私人議案的權力，就連大部分的監察權力也遭剝奪，立法會已越來越難發揮作為剎車掣的角色。

代理主席，在這辯論環節中，我想特別談談有關香港在檔案法和公開資料法方面落後的情況，而從這方面可見，今次這份施政報告雖然是現屆政府，即梁振英政府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兌現競選時所作的承諾。代理主席，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均已制定檔案法，目的除了保護政府的公文外——這裏所說的"公文"並不是人民，說的是文書檔案——亦可以保障民眾的知情權。

梁振英當年競選時表示會積極研究訂立檔案法，但至今仍沒有進行絲毫的立法工作。

舉例來說，我最近向土木工程拓展署索取有關落馬洲河套區已完成的顧問研究的技術報告資料，至今政府仍未提供。他們最初表示資料過時，雖然那些只不過是兩三年前的資料，但政府也說過時。

去年11月，我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檔案法的立法質詢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她的答覆當然是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已研究3年，現時仍在研究中。

大量的檔案在這段時間被銷毀，但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卻推說這些檔案並非重要文件，當中很大部分都只是表格，又說現時的制度行之有效。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轉移視線的答覆，直到現在，事情仍未解決。主席，歷史要靠我們用檔案來寫的。今天我們看到香港面對的管治問題，不論是鉛水、剛才說的河套區發展、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議等，又或所有政府的相關決策，究竟有沒有檔案可以追尋呢？在橫洲事件上，究竟"摸底"是怎樣進行的呢？

香港在沒有檔案法的情況下，政府真的隨時可以在喜歡時便建立檔案，不喜歡的話便不予保存，而一些現有的檔案亦可以隨時銷毀，市民根本無法追查，政府亦無須向任何人負責，亦不受任何法例規管。在現今的電腦時代，電子的通訊紀錄更加容易銷毀，只需要按一個掣便可以刪除，而相關的規管守則可能比規管實體文件檔案的守則更加重要。

但是，香港至今只有剛才說的《公開資料守則》，而該守則並沒有法律約束力。過去不是沒有人向申訴專員投訴，申訴專員也表示這做法並不足夠。

民主的制度是要有效監察政府，而首要條件是公眾要有知情權。如果社會不能取閱政府的文件，市民的知情權將受到剝奪，政府可以銷毀重要但可能對官方不利的一些檔案而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這便是政府官員的態度。在近期很多事件上，包括民航處的空管系統等問題上，政府均以同樣的態度處理。有鑒於此，主席，目前我和一些關注檔案法和公開資料法的團體和傳媒機構正在籌備有關檔案法的私人法案，希望香港在保障公民知情權方面，不會再被評為落後全球90多個國家。在這情況下，請政府自己把這事情做好，政府是有責任作出處理的，不可以只說等待法改會的報告，政府有責任早日作出處理，一天一天拖下去，我們便看着這些檔案要不是不獲備存，便是被銷毀，這會令我們整個社會負上很沉重的代價。所以，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盡快處理檔案法和公開資料法。

我希望政府在這一點上不要多攬一個政治炸彈上身。主席，兩年前一本雜誌封面鼓勵年青人擲出第一塊磚才有重生。

他們不害怕犯法，覺得犯法無所謂，只要擁有偉大的理想便可犯法。但是，一旦有刑事紀錄或被判罪，便會埋怨一生。從何時開始，香港社會有一股力量視警隊為敵人呢？通常甚麼人才會視警隊為敵人呢？其實真的不應是示威者，大家想想，作奸犯科的人才視警隊為敵人，為何要仇恨執法人員呢？甚至出現一些圖畫，是幼稚園老師拿着圖畫向幼童灌輸"黑警"意識，挑起對警隊的仇恨，對香港社會有何好處呢？今天早上，"七警案"判刑兩年，我剛才聽到一些反對派議員表示很高興。我相信不單是議員，支持佔中的人都沾沾自喜，可能有人正在開香檳。但是圖畫的另一面，就是我們也接獲很多來電，一些婆婆和市民來電哭着問為何法律似乎如此不公的呢？我安慰他們說，香港真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關警員真的好像電視畫面顯示般，那麼他們便可能要受到法律制裁。我不贊成警員可以如此打人，但我亦有doubt。我不知道這宗案件會否上訴，所以我只可以基於現時這項法院判決來說。我尊重法院判決的同時，認為判刑有點兒過重。我想說，當有些人正在開香檳、很高興的同時，其實很多支持警隊的人，特別是警隊家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有一位婆婆特別要我提問，為何發起佔中那3個人卻又甚麼事也沒有？

我希望反對派議員在高興之餘，也可以客觀地看看，其實社會上也有很大的同情聲音，所謂同情並非認為他們那樣做是正確，而是大家可能體諒他們過去對香港作出很多貢獻，破了很多案件，出生入死，今天卻因為一個如此的大環境而前途盡毀，其實我們都會想到他們的家人，所以才有人希望可以輕判。我曾提過是否要考慮訂立辱警罪。我明白侮辱可有多種方式，我所想的並非一些普通的言語侮辱，而是潑尿或故意挑釁警察，令他們犯錯，大家想想這樣行嗎？盡量避免"七警案"重演，至於其他有意侮辱警隊而造成犯罪，我們也同樣不想發生。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我們很尊重示威者，但我更擔憂的是，假如今天的示威者得到即使犯法也不會有後果的錯誤信息，他們日後只要打着民主旗號便可為所欲為。香港是一個非常反對暴力的社會，但我曾在2009年立法會會議上指出，我知道有一些年青人被邀請觀看"V煞"的電影，片中那些15歲、16歲的人戴着面具，在地鐵或公共地方犯法。其實打擊警隊士氣對香港有何好處呢？我們一定要分清楚，千萬不要把單一的事件與警隊形象掛鈎。香港警隊是優質的警隊，令我們感到在香港居住是安全的。剛才楊岳橋議員說認識一些朋友移民，我也認識一些朋友移民。他們說不知道香港變成怎麼樣的社會，好像完全顛倒是非，一些人只要打着政治的旗號犯法，便無須受罰。TVB重播我在2004年的一個預測，我自己也忘記了。原來我預測香港立法會日後會出現宣誓風波，並引發人大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真的估不到12年後的今天，即2016年真的出現了。其實我當時這樣說是希望大家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認為一些列明在法律上的東西是沒有問題，大家可以示威，可以表達對制度不滿的意見。無論是反對派或激進派，不要越過底線，這樣才可持續下去。但是，如果大家也不作聲，小孩把手插入插座，最後也會被電死。我很希望跟大家說，在香港這個社會，警隊的士氣或它是否有尊嚴地執法，不只對建制派，對所有市民、對反對派，也同樣重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次是梁振英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致謝議案的辯論中，我想總結一下梁振英的管治問題，致令下屆政府以至任何一位特首參選人也能有所警惕，知所進退。自梁振英上台後，其個人的種種行為，皆為香港帶來撕裂，這是大家非常清楚的。然而，梁振英帶來的破壞不只限於個人層面，更重要是他的團伙，包括很多同事也有提及的中聯辦，就是我們聲稱的"西環"，即第二支管治隊伍。

過去，這些委任也由政府內部處理，但我們留意到現時的委任制度下，這些人事任命究竟是以他們的能力作準，還是以他們與梁振英的親密程度為基礎，這點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在梁振英及"梁粉"的包庇之下，我們更看到法院經常受到無理的批評，甚至有議員在議會裏也曾質疑"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事實上，不單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觀察到這些問題，就是中央政府也看到這些現象，很想撥亂反正。因此，王光亞主任提出新任特首要能獲得中央政府的信任，又要有管治能力、理念、班底，亦應獲得香港市民的擁戴和擁護。這正正是香港社會要解開今天的政治困局最需要的基礎。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這些條件正正針對現屆政府及梁振英的缺失。因此，民主黨再次呼籲，所有特首候選人均應向市民表達清楚意願，就是願意"離西環最遠，向香港人靠近"；願意以嚴肅的態度總結和回顧梁振英管治失敗的經驗，修補社會裂痕；願意放棄政治分贓，以香港人的利益為先。

主席，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我相信這點沒有人懷疑。據我理解，法治包括司法和執法兩部分，司法機構的判決需要執法部門執行和落實。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發生包括旺角"鳩嗚"事件、西環的示威事件等，多不勝數。在這些一次又一次的違法挑戰中，在這些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中，警察都站在最前線，維護治安，維護社會穩定，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衝擊和挑戰。單是在旺角暴亂中，便有過百名警察受傷。他們為市民的福祉付出代價，我要向前線警員致敬。但是，泛民及其支持者因其違法舉動受到警方阻止而遷怒警察，對警方的污衊、抹黑及攻擊無日無之。剛才在議事廳內，我們看到很多泛民議員的發言已經證實這點。

主席，警察也是人，前線警員在長期而巨大的壓力下一時犯錯，雖然是不應該，但也值得體諒。

刑期是否不合理地過重呢？我相信社會自有公論。香港的司法制度大體上仍然值得我們信任，亦值得我們支持。但是，執行法例的其實都是人，人難免會有偏向，會有自己的思維。我想問，是否有部分司法人員心存偏見而作出令社會譁然的不合理判決呢？剛才有議員提到，擲磚的人獲輕判，擲雞蛋的人入獄，這些是甚麼道理呢？以前，香港老一輩人形容一些假洋鬼子為"黃皮白心"，但今天我反過來要形容某位法官是"白皮黃心"，黃絲帶的"黃"。我支持警隊為"七警"上訴。我希望司法機構能夠自行矯正這宗案件的謬誤，向香港市民作出一個交代。主席，最後，雖然7位警員做錯事，但我在此向他們及其家屬致以慰問。多謝主席。

主席，梁振英用今年施政報告重新數列自己的成績，我也想簡單回顧一下，其實這5年是怎樣的呢？施政報告的辯論內容由新發展區，逐漸被他誘導至中部水域人工島，慢慢到了今天，連郊野公園是否需要發展也要辯論。這種"盲搶地"的發展主義語言，可能令很多公眾、很多市民也心怯，懷疑是否真的要不斷發展，才能興建足夠公屋？事實上，CY在5年前剛上任便說土地問題是重中之重。其實他這樣說是回應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他擔心，反高鐵運動這種嘗試提出城鄉平衡、民主規劃的社會運動，會擾亂他的"分餅仔"大計，所以不斷用房屋問題來恐嚇香港人。如是者，CY演繹出來的大戰略便是用盡一切方法，由行政到論述，反反覆覆，不斷創造這種"房屋發展與保育"的假對立。事實上，所謂房屋，所謂發展，根本是地產項目和中港融合的任務。五年來，樓價、租金繼續上升，市區的房屋越來越難負擔得起，蟻民被迫輪候公屋或遷往新界。至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CY剛上場，便將傳統新市鎮模式，改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公私合營模式，替數個大地產商套現，造就數百億元的"肥豬肉"。

全香港各個發展區加起來，相信新增的商業樓面超過1,000億呎。發展東大嶼都會，將要填海1,000公頃，興建海中死水孤城，造就數千億元的跨境大橋，連帶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港島心臟，便是為了所謂的創造容量，即是讓根本不存在的幽靈人口居住。"長毛"說得對："一錯再錯"。

大家其實也心知肚明，又是要被開刀搞發展。我們仍未計算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工程繼續超支，繼續"cap水"，繼續未完工，而2,000億元的"三跑"工程又要正式起動了。只餘下那些會所用地，即富豪打高爾夫球的會所，政府說會檢討是否用作發展，討論過後又沒有跟進，富豪可以繼續"打波"談生意。至於我們很想優先發展的棕地，就如橫洲項目一樣，政府又說要先討論兩年，那些鄉紳也說要多討論，因為他們仍未賺夠租金。中國大陸近20年極速城市化，瘋狂開發土地，導致鬼城處處，北京與天津一體化，廣州、東莞及深圳3個城市的地鐵很快便會全面連接。大家看看大陸的情況後想一想，便知道CY的腦袋想些甚麼，便是盡快替地產商圈劃全部土地，把大量土地極速資本化、證券化來"搵快錢"。至於真正的房屋問題，他當然無法解決。有錢買樓的人，也要做一世"樓奴"，供款不單要20年，動輒要30年，到了2047年還可能要補地價。如果出現全球經濟大風浪，銀行更動輒要求提早還款，真的是所謂"有樓有高潮"。

可是，大家要留意的是，即使現在大興土木，公屋的建屋進度與"前朝"分別不大，因為CY為要開發新界，仍然堅持要採用大型新市鎮的方式來興建公屋，此舉當然又會引起很多爭議。事實上，這樣發展不單不能解決問題，更會製造新的問題。現在每年800億元的基建開支，其實是極度倚賴賣地作滋養。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土地拍賣，便會產生機會成本，因為那些土地如果不賣給發展商來興建一些香港人負擔不來的私樓，其實可以用作興建大量公屋、居屋，或姚松炎議員經常向大家介紹的合作社房屋。再者，新界如以這樣的方式發展，便明顯需要更多交通基建。例如上水和粉嶺，人口現在只有26萬，新界東北的人口會新增17萬，現在新界北——即《香港2030+》提出要發展的地區——又會新增25萬至35萬人，試問東鐵如何撐得住呢？那便要興建一條北環線，把那些被貴租及被市區重建迫遷往新界的小市民疏導至西鐵線，因為東鐵線已爆滿。但其實西鐵沿線地區也有很多居民，既有洪水橋新發展區，又會在元朗南及錦田南進行發展等，還有很多小型項目，如橫洲項目及新慶路項目，其實西鐵線很快又被迫爆。政府又可以有藉口了，人多擠迫的話，又可以推出多些基建，正如田北辰議員所說，興建一條全新的鐵路，由新界西經東大嶼往西環和中環，是數千億元的基建。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旋轉門"——在地產、土地開發至基建之間旋轉——任何新的交通基建，又會帶動新的地產發展，而且還要花很多錢，即又要賣大量土地予地產商維持開支。於是到了最後，整個新界都發展了，特別是新界北，洪水橋、河套地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每個接壤深圳的地方都被開發。

這就是梁振英給予香港人的未來，所有"前朝"做不到、沒有錢但很想做的發展，梁振英都幾乎超額完成。這個把珠三角變成全都市區域、為地產商用公帑做好基建、把土地全面金融化的"搶地運動"，耗盡本港的財政儲備，把香港人封死在數條做"樓奴"的死路之中，就是我看到CY禍港5年的結果。

現時所有房屋和土地的發展膠着，就是因為城市規劃及土地行政完全缺乏市民的參與。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如此簡單的要求，而是我們最珍惜的土地、共同擁有的公共資產，即公帑，都要用民主的方法互相分享，我們的生活才可以得到改善。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我主張"民主自決"，得到選民的授權，進入議會。過去半年，我目睹香港的政治變化及北京對本港的操控，從以確認書"DQ"參選立法會的資格，到第五次人大釋法，繼而取消梁、游兩位議員的資格，到3月1日又有4位議員面對司法覆核的聆訊，我更確信要堅持"民主自決"作為香港民主運動及民主派未來的方向。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作出八三一決定後，香港人應該明白到一個事實，就是《基本法》已經成為北京控制香港最有力的工具。只要《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仍然存在，只要人大釋法，香港將難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普選及法治社會。《基本法》一方面看似保障我們的基本人權，但其實亦是"大開中門"，永遠留下一條讓北京可以干預香港政治的尾巴。因此，我們一定要以超越《基本法》作為民主運動的方向，這就是"民主自決"的主張。香港人應該勇於打破政治禁忌，不可以安於每4年一次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以及每5年一次的特首選舉"跑馬仔"的假民主、半法治的狀態。今天討論的主題，令我回想起在數個月之前，青年新政兩位立法會議員面對司法覆核時，無論民主派或普羅市民都打着捍衞法治的旗幟，反對人大釋法。然而，想深一層，香港人說捍衞法治，其實我們可以捍衞的法治現時的狀況究竟是怎樣呢？看清楚一點，香港所謂的法治，從殖民地開始以來，就只是一種模仿英式法治的次貨，充其量只是有規有矩地保障經濟運行的邏輯，但卻沒有真正保障我們的政治權力。簡單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其實香港所謂的法治只是建築在浮沙之上，隨時可以被威權統治、干預，甚至推翻。如果到了今天，我們眼見北京以第五次人大釋法限制政治主張，甚至以《基本法》作為向議員開刀的武器，但仍然相信香港真是一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治社會，我們只是一直安慰自己，不敢面對香港的體制其實一直屈從於北京威權的政治現實。未來的香港會有更大的民主和法治空間嗎？可能沒有，因為北京正準備剝奪我們僅有的虛假法治，連幻想空間——以為我們有真正的民主，真的是"港人治港"——都不留給香港人。這次特首選舉，候選人為了爭取北京的信任，每一位都明言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是不能撼動的，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更是事在必行。香港人應該很熟悉就第二十三條立法，2003年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立法，我們要求的不是立法過程是否公正及依照程序進行，而是我們從根本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剝奪我們的政治表達權利。希望香港市民千萬不要忘記第二十三條的存在是因為1989年六四事件後，北京為防止香港人反對其專政而新增的。立法的目標很清楚，便是要限制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空間，以法律控制政治，是活生生的"以法治國"。當年，民主派與香港人的態度十分明確，毫不猶豫地反對立法。然而，來到2017年，發生甚麼事呢？今屆特首小圈子選舉，民主派不派人參選，以為有300多個"自己人"做選舉委員會委員就能反操控。

即使今日尚未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特區政府與北京已任意干預香港的自由，例如以確認書限制參選自由，就連政治團體在年宵市場經營攤位也被取消資格，由此可見，若真的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香港的狀況會嚴峻到甚麼程度。我們不能再接受更多的惡法與限制，自綁手腳，因為香港人的自由已退無可退。

我不可能投票給限制自由、打壓民主的候選人。在此，我想問問在座的民主派同事，如果大家正考慮，甚至決定提名或投票給建制派的特首候選人，希望大家思考一下，我們還憑甚麼保證香港人的自由與民主不被第二十三條剝奪？你們可以為下屆政府和北京"寫包單"嗎？你們真的可以為將來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保駕護航？

3月1日，除了是特首提名期結束的日子，亦是羅冠聰議員、姚松炎議員、劉小麗議員和梁國雄議員4名議員司法覆核案件聆訊的日子。取消議員資格，正正體現北京意欲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動機，不單是挑戰《基本法》的框架，更挑戰民主自決、挑戰所有民主派繼續發展的空間。各位，人大常委會釋法下的司法覆核，便是沒有第二十三條之名，但行第二十三條之實的政治打壓。在這個政治現實下，為何我們還可以說服自己將來有關第二十三條的法例是一項不侵犯人權的法律呢？特首選舉是觀望未來5年的政治判斷，我們不可以忘記過去的事，選擇盲目相信未來有希望，然後作出很魯莽的決定。我認為，香港社會必須馬上做好準備，迎接有可能出現的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以及根據八三一決定重新提出的政改。今日民主派的角色一定不是做建制派的"啦啦隊"，而是要重申我們作為民主派的立場，堅決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對假普選，以及要求政府撤銷司法覆核。"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這句說話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口號。我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各位民主派的同事均看到，我們真正要寄望的並非新特首，更不是北京甚麼轉路線的開明作風；我們應該寄望的只有香港人自己的力量。

唯有這樣做，我們才能邁向心中想要的香港社會。

主席，今天看到報章，對於香港連續第二十三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我們感到十分鼓舞，因為香港被評選為具高度經濟活力，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金融商業中心之一。此外，香港擁有優質的法律框架，有效保障知識產權和維護法治，而且政府能夠維持高透明度。換言之，雖然經歷前年的佔中事件，以至去年旺角發生的暴動，香港仍然得到此國際性殊榮，我認為與政府堅決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心，前線執法人員在緊守崗位、盡忠職守，以及致力維護香港社會治安和秩序所作出的努力，有莫大的關係。如果沒有安定，又何來自由呢？

投資者信心又如何能夠維持呢？對於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我們必定要繩之以法。即使前線執法人員在執法時出現偏差，也會受到法律制裁。但為何前年發起佔中的搞手，不但擾亂治安，而且衝擊法治，至今卻仍然可以逍遙法外，仍然可以大搖大擺，仍然繼續四處煽風點火，當作事情沒有發生過呢？

他的行動雖然有點遲，但遲來總比不做好。可是，他未能完全脫下他的有色眼鏡，仍然利用他身為前廉政公署人員的身份，在毫無理據的情況下，指控廉政專員白韞六在UGL事件中，干預對特首進行的調查工作，並且要求白專員下台。試問這是他口中所說所追求的法治精神嗎？主席，我絕對支持前線人員執法，而且對於他們在社會巨大的壓力下，仍然能夠堅守崗位的行為，致以最高敬意。我希望他們不要因最近發生的個別事件，對執法職責，以至執法的信念，出現絲毫動搖，而能夠繼續以專業精神，維護社會安定和市民的信心。我和廣大市民會站在他們背後，作為他們的強大後盾，支持他們做好執法工作。同時，我熱切期望下屆特區政府同樣穩守"一國兩制"的底線，並且與中央建立良好關係，繼續促進社會和諧，令我們可以重新集中精神，發展經濟，然後才能改善民生。談到政府管治，我認為效率十分重要。但是，我留意到政府在控制工程開支方面，出現把關不力的情況。例如港珠澳大橋、高鐵工程，以至沙中線和西九文化區等大型工程，均先後出現嚴重延誤和巨額超支的情況，總計超支費用高達千億元。如果把這筆錢用作改善民生和安老助弱，必定可以減少社會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談到改善民生，我想討論一下房屋和土地問題。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去5個財政年度，政府賣出的土地可供興建約51,000個單位，比前5個財政年度增加超過1倍。多個類型的建屋量，也較他上任前創出新高。可見特首梁振英上台以來，一直不斷推出措施，努力覓地建屋，設法滿足市民的需求。他在這方面作出的努力確實毋庸置疑。但是，除了住屋方面的需求，商業用地的規劃也不容忽視，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商業城市，如果我們要好好利用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發展，吸引更多國際企業來香港上市，或開設總部或辦事處，便須有充分的寫字樓供應，並且要完善交通規劃，以方便市民往返商業中心上班。長沙灣有一幅商業用地前天榮升為九龍商業樓地王，超過先前啟德另一幅商業用地的地價，由此可見商業用地方面的殷切需求。故此，我們希望能夠規劃多些商業用地，加快灣仔3幢政府辦公大樓或位於鬧市的政府辦公大樓的搬遷步伐，以騰出更多市區用地作商業用途，避免高昂的商業用地價格成為窒礙香港發展的絆腳石。我也留意到市區內仍有不少空置多年的政府物業未獲發展，最經典的莫過於位處中環核心商業地帶的中環街市舊址。舊街市自從於1994年成為中環扶手電梯的起點後，發展計劃一再拖延，雖然已交由市區重建局負責，但至今仍然發展無期，舊街市仍然處於"發霉"狀態。可是，現在甲級寫字樓的需求甚殷，有關方面實在沒理由任由這幅珍貴的土地繼續閒置，任由商業樓宇供應繼續短缺，任由高地價和高租金加重企業的經營成本，令國際投資者卻步。

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聽過多位建制派同事剛才的發言，我不可以說我完全否定他們某些說法，但不幸的是我看不到他們的發言內容的統一性，也不見他們避免自相矛盾，我會慢慢解釋這點。我認為過去5年，就是梁振英上台後的5年，市民的感受可以用數行字來代表，就是：5年浩劫、用人唯親、撕裂社會、敵我矛盾、好鬥生事、官商鄉黑、傾斜財閥、民不聊生。我認為這些說話可以大致描寫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心情。

當中的全民退保，最後只有一項"長生津2.0"的安排，這樣便當作"找數"。至於標準工時，標準工時委員會商討數年所得的決定，就是沒有標準工時，只以所謂的"合約工時"來取代，結果等於甚麼也沒做過。另外，港人港地，"講"是有的，但實際呎價近18,000元，是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未能負擔的，更不是政策原先針對的階層所能負擔。局長可能比梁振英稍為坦白，最少這方面是值得讚賞的，因他肯"認數"。

局長在去年年底已表示，預計尚欠44000個單位。

大家也知香港最近有兩宗較重大的案件，剛才有些同事也有提及，一宗是"七警案"，另一宗是有關前任特首行為失當案件，稍後將有裁決，我也不評論太多，等待法院判決，大家自有公論。

的而且確，回歸20年以來，我們看到政府尤其是在上位的高官的情況，有高官因貪污而被定罪，亦有特首被控告。

本港的廉潔指數年年下跌，這就是我們的現況。我們被"西環"干預，一隻"有形之手"直接操控香港，而所謂的"第二管治"團隊，其實是指香港政府，"西環"才是第一。

我們看到政府除了與這些勢力連結外，亦向一些大財團甚至鄉郊勢力傾斜。橫洲事件就是一個例子，當然，我們最終也未必能完全查出真相。

試問市民如何對政府管治有信心，如何會感到滿意呢？過去數年，本港出現了很多衝突：佔中、港獨、分離主義，甚至一些抗爭行動的激進化，這些是香港人不想看到，民主黨也不想看到的。歸根究底，在譴責這些現象時，管治者是否應探求源頭，然後設法解決呢？然而，當局只將問題引申或產生的現象加以放大、批鬥，卻不思考形成現象的原因，這是從政者不負責任。"七警案"是一個不幸，我個人認為既然法院已作出判決，這7位警員已承擔其刑事責任。不過，我們要問：是誰製造這些衝突；是誰指示我們的前線警員；是誰讓佔中事件發展至如此極端化的對抗；是誰下令發射催淚彈？這些是我們要問的問題，不可單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西環"治港已是現實，我們最近聽到特首梁振英有可能在稍後的兩會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這點是令我們憂慮的，我不希望他拿到"政治金鐘罩"便可免責。

主席，本屆政府一直積極有為，努力解決香港積累下來的老大難問題，在房屋、醫療、扶貧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這些工作可能未必即時見效，但最少為未來建設打下基礎。面對施政的重重困難，今次施政報告即使未必可以博得一時掌聲，但肯定是一份對香港有承擔、負責任的施政報告。人無完人，事無完美，相信歷史會對梁特首這數年的政績有公道的評價。主席，過去數年，我曾跟各級官員就不同政策溝通，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我有以下體會和建議。香港的政治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團隊均是社會的精英，我對絕大部分官員的能力甚有信心，亦十分尊重他們的專業，但面對香港今天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認為官員必須以新思維、新態度推動施政，亦必須更開放、更創新、更善用科技。以下我想分享我看到的問題，我想表明，我並非想否定政府官員的成績或針對某些官員，而是希望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一下，希望官員可以做得更好。主席，無可否認，跟官員溝通，有時真的十分不容易。不止一次有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告訴我，覺得有些官員不想聽他們的意見、不想討論、不尊重議員的意見，甚至有議員向我反映，覺得有些官員打從心底裏看不起議員，所以議員的建議也聽不入耳。我曾希望就建設智慧城市與運輸及房屋局交流，但竟然相約半年也未能安排會議。如果連立法會議員想跟官員溝通也如此困難，試問大眾市民的意見，政府又是否真的聽得到呢？我明白，很多時候，官員認為自己對某些政策已經有很深入的了解，又有顧問報告的支持，加上政府內部程序等不便公開，所以認為議員和市民不會明白，沒有他們自己那麼清楚，認為自己提出的意見已經過周詳考慮，是對香港最好的建議，於是提交立法會諮詢議員時，便說已成定局，無法更改。我當然不會懷疑官員是一心為了香港好，想為香港服務，想成功立法，甚至想改善一些政策或法案，但為何往往有些政策一推出便令社會譁然，大受爭議，被視為"離地"呢？過分依賴顧問進行研究，與持份者缺乏溝通，會否便是其死穴呢？以最近食物及衞生局推出的"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為例，局方建議"一刀切"將美容儀器納入為醫療儀器監管，日後美容師使用美容儀器，必須有醫生在場監督。最大的問題是，負責官員對美容業的運作似乎零了解，沒有親身了解美容院究竟如何運作，沒有親身與美容業界進行溝通，以致建議一推出，美容業界譁然，質疑政府扼殺業界的發展。他們質問政府，全港有大約6,000間美容院，大部分是小微企業，只有數名員工，九成生意也倚靠使用美容儀器，如何能承擔聘請駐場醫生呢？香港又何來這麼多醫生呢？市民是否想醫生全部轉投美容業呢？如果立法成功，將會令大部分美容院結業，影響6萬名從業員的生計。主席，最吊詭的是，美容業界一直要求政府監管，但沒有一個政策局願意與他們討論，食物及衞生局說他們只管醫療，不管美容；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美容屬於醫療範疇，他們不懂得規管。有美容業從業員告訴我，他們一直沒有怎麼理會政治，只是默默耕耘的一群，只希望養活家庭，在香港安居樂業。今次政府無故要打破他們的"飯碗"，迫使數千人首次前來立法會請願，難道真的要官逼民反？又例如香港有些鄉村仍然沒有自來水供應，亦無路可到達，村民爭取數十年也不成功，很多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問題已經4年，仍沒有結果。村民有地、有屋也無法居住，逼於無奈要在市區租屋居住，白白浪費土地資源。在今天如此文明的香港，有老人家在冬天竟然要到河流取水，才有水可用。主席，有沒有搞錯呢？又例如一些地區，包括馬鞍山和將軍澳，均沒有公共街市，市民天天"捱貴菜"，甚至要跨區買菜。政府既不肯興建街市，又說不會購入街市，但又無法提出任何解決方法。市民天天"捱貴菜"，又怎會認為政府關心他們呢？另一例子是，政府一直沒有提出制定全面的保護動物法，令愛護動物的香港市民十分失望。

主席，其實市民有甚麼期望呢？市民告訴我，他們期望有父母官，期望官員有同理心，愛民如子，急市民所急，而不是高高在上，閉門制訂政策。議員是代議士，對某些政策範疇，我們可能不如官員的認識那麼深，但我們接觸的市民比官員多。官員應該重視我們反映的民意，亦應該與議員合作，在構思政策的過程中，多了解民意，而並非只靠顧問研究或諮詢文件接獲的回應。官員要改變把所有議員當作是對手、是敵人、是只會找麻煩的心態，亦不要想着數夠票便算。無論是哪一個黨派的議員，只要提出合理的建議，官員也應該尊重。當然，議員與官員的溝通和合作，要靠雙方努力。對於今天香港的撕裂情況，其實泛民反對派的議員一定要負上責任。

說到底，其實只有互相尊重、加強溝通、互相包容、和而不同、有商量、有妥協，社會才會進步，香港才可發展優質民主，才可真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主席，其實今天政府的施政亦應邁向2.0的時代，善用科技來收集民意，開放資料，解釋政策；其實科技能幫得上忙。特首的施政報告表示重視創新及科技，我來自科技界，對此當然十分歡迎。但是，政府內部是否亦應更重視創新及科技呢？各級官員是否也應有創新思維及接受科技應用的培訓呢？要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香港政府必須成為善用創新及科技的智慧型政府。要成為智慧政府和智慧城市，香港仍然欠缺幾項重要基礎建設，包括建立電子身份制度、政府大數據及物聯網的互聯互通等，我希望政府能盡快提出建設方案及落實執行。主席，在法治和保安方面，我有以下意見。首先，我要在此譴責鄭松泰議員剛才在發言時使用"黑警"一詞來侮辱警察。他說香港現時處於無政府狀態，又說本屆政府禍國殃民，罪該萬死，他真的完全胡說八道。組織非法佔中、破壞法治、瘋狂"拉布"，這些拖累香港的人，才是禍國殃民，罪該萬死。事實上，現時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並非如鄭松泰議員口中所說般處於無政府狀態。今天的香港如此安全，我們是否應表揚一群專業和盡忠職守的紀律部隊呢？但是，各紀律部隊現正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可用外憂內患來形容。因此，我希望政府必須嚴肅對待，從多方面支持紀律部隊的工作，以下我會逐一論述。首先是警隊。警隊近年所面對的挑戰必須得到正視。回歸後，本港一直被指為示威之都，而示威場面更越趨暴力，示威人士衝擊警隊的情況時有發生。警員不單受到示威者的衝擊、挑釁和辱罵，不少示威者更戴上口罩或蒙面來隱藏身份，妨礙警方搜集證據和執法，而警方在日常執法上亦不時遇到挑釁和辱罵。因此，我認為當局如要有效維持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必須認真考慮制訂"辱警罪"，維護警隊的尊嚴。主席，我亦曾在旺角發生暴亂後立即提出香港應制定"禁蒙面法"，在加強阻嚇力之餘，亦可防止非法示威者因蒙面能隱藏身份而更容易使用暴力，亦可讓警方更容易搜證。另一方面，警隊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的主力，其公眾形象的好壞會影響市民對其執法能力的信心。市民近期亦關注有關警員犯案的新聞，我希望警隊必須做好內部管理，加強警員的防貪意識及操守的培訓。但與此同時，我亦留意到有反對派人士利用個別警員犯案的報道，不斷把事情放大，抹黑和貶低警員，打擊警隊的威信。主席，警隊的威信其實也代表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所以反對派利用警員犯案的新聞，借題發揮，居心叵測。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警員的努力和貢獻不應被忽視。我希望社會各界應以客觀持平的態度來評價警方的工作，支持警方依法執法。受到反對派針對和打擊的其實不單是警隊，懲教署的前線人員亦成為反對派的攻擊對象。鄭松泰議員早前召開記者會，指控塘福懲教所的人員虐打囚犯，但事實是，所謂被虐打的囚犯已親口證實並無被任何人毆打，入院接受治療亦只因本身的健康問題。鄭松泰議員在未了解事件及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公開嚴重指控懲教人員，是極不負責任和極不檢點的行為。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已發表公開聲明，要求鄭松泰議員向懲教人員道歉，還他們一個公道，但鄭松泰議員不願意這樣做。我認為保安局和立法會應為懲教人員討回公道，譴責鄭松泰議員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亦希望當局和所有立法會議員重視公務員和紀律部隊被誣衊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主席，另一個困擾香港治安的問題，是假難民濫用免遣返聲請。社會有目共睹，這問題已困擾了香港很久，既為公帑帶來沉重負擔，亦令我們的治安受到威脅。只有泛民議員才會否定事實，硬指當局製造種族矛盾。事實是今天仍有近1萬宗的積壓個案，而僅在入境處新落實的印度國民預辦入境登記制度實施的首3天，已有近千名申請者因不符合風險評估而被拒入境，足以反映這問題真的非常嚴重。免遣返聲請的個案大幅上升，不單對審批個案的入境處人員造成沉重的工作量，對管理聲請人士羈留工作的入境處人員同樣帶來極大壓力，甚至構成安全威脅。

現時對於青山灣羈留中心的管理，雖然入境處人員可使用槍械以維持羈留中心的秩序，但關於羈留中心的戰術訓練工作，入境處竟然要與懲教署合辦才可提供培訓，更要依賴懲教署提供訓練才可使用槍械，情況並不理想。因此，當局應修訂《武器條例》，使這項條例同樣適用於入境處，讓入境處可根據羈留中心的管理情況及前線人員的訓練需要，自行制訂和進行槍械訓練，從而有效管理羈留中心，確保前線人員的安全。當然，羈留中心已經爆滿，當局亦要考慮如何增設羈留中心。"假難民"對香港治安的威脅越來越嚴重，警方數天前在九龍城區議會會議上指出，九龍城區去年有93名免遣返聲請人士因干犯不同罪行被捕，較前年的63人，數字上升了四成八。民建聯歡迎入境處早前推出預辦入境登記制度以打擊"假難民"，但我亦希望相關措施可以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假難民"的來源國。我們亦要求政府在"假難民"的問題上推出更果斷的政策，徹底解決問題。例如我們早已提出，不應容許犯下重罪或重複犯罪者再次申請、為申請期設上限，以及建立收容中心等，但政府仍未回覆會落實這些建議。打擊"假難民"一定要雷厲風行，否則只會讓人覺得"雷聲大、雨點少"，助長"假難民"的問題。主席，我亦十分關注消防員的士氣問題。保安局表示，今年將就提升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進行立法諮詢，我們當然覺得是值得支持的，因為市民不希望再發生任何大火，奪去消防人員的寶貴性命。然而，我認為當局要切實支持消防員，除了提升防火安全，以減少消防員須面對的惡劣及危險的救災情況外，更要關心如何改善他們的薪酬福利，好讓他們的待遇與現時面對的工作環境相對稱。消防員多年來一直爭取當局為他們設立獨立的職系架構及薪級表。雖然消防員薪酬架構的檢討屬公務員事務局的範疇，但我相信，保安局局長如能採取堅定的態度，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商討及合作，公開支持消防員的訴求——兩位局長均在席——我相信可以改善薪酬架構，希望這工作可以盡快做到。

今天又有反水貨客人士涉嫌兩度腳踢警員，律政司因這人上訴得直而要求重審案件，但法官認為當時這名男子踢警是因為情緒激動所致，故此駁回重審的申請。主席，"情緒激動"可以是脫罪的理由，若這邏輯成立，難道警員不是人？佔中長達79天，警員的壓力"爆煲"，受盡屈辱，即使真的犯錯，難道不是情有可原？警員也有家人，我希望泛民議員及大眾市民不要再出言侮辱警員，不要再在警員的傷口上灑鹽。主席，佔中事件已經過了兩年多，主要的發起人至今仍然未被起訴，不少市民均質疑，香港是否法治已死？在法律面前究竟還是否人人平等？當天佔據道路、堵塞交通、暴力衝擊警方和立法會的不法分子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違法的人為何不用負上刑責的呢？梁國雄議員今天還在立法會挑戰律政司，說願意承擔一切責任；如果律政司有證據，大可對他提出起訴。

我在此亦再次要求律政司，盡快對佔中的發起人提出起訴，盡責任彰顯法治，不要再縱容一些人繼續打着"爭取民主公義"的旗號，以違法、暴力的行為破壞香港的法治。主席，我想對警務人員說，我明白他們今天很憤怒和灰心，甚至有人對我說，他質疑自己的工作價值。我與他們同樣感到難過，但我很希望大家不要灰心，很多香港市民均堅定地支持警員，香港仍然要靠他們守護。我們知道無論多麼艱難，他們仍會盡忠職守，堅守崗位，保護香港人。香港警員加油！香港加油！

主席，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2017年施政報告所涉及的內容，較早前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已經有機會跟議員有詳細的交流和討論。我在聆聽議員今天的發言後，並顧及昨天和前天議員就駐內地辦事處的發言，我在此扼要回應數點。一直以來，我們與內地在經貿和各方面的合作，均按"一國兩制"和互惠雙贏的原則來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大家可看到，去年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港澳專章》正體現"一國兩制"的靈活性和適切性。《港澳專章》提及數點，包括再一次確定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中央支持香港繼續推動和發展高端服務業，當中包括法律服務、創新科技和各樣專業服務；繼續支持我們與內地各個區域展開合作，以及鼓勵並支持香港的中小微企和青年到內地拓展市場和創業空間等，這些均有利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至於政府之間的合作，回歸以來，我們在粵港合作、深港合作、與泛珠三角的合作、京港合作、滬港合作等機制中，過往數年也有不少進展。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兩年前再開設香港與福建的正式合作機制，在過往亦有就數個雙方有連繫和商界有興趣的範疇展開廣泛合作。不少議員提及駐內地的辦事處，我們在過往數年也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一些大的辦事處或經貿辦事處有4個，在加設駐武漢辦事處後即有5個。在這5個辦事處之下，我們在現屆政府開始時設有3個聯絡辦事處，將會在今年年中拓展至總共11個聯絡辦事處。換言之，在內地的東南西北中的地方，也設有我們的辦事處。

此外，最近，駐上海經貿辦新開設了入境事務組，為香港市民提供相關服務，包括無須回港便可換領特區護照等服務，的而且確受到當地港商和港人的歡迎。這些辦事處亦負責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推廣香港作為投資、經商和就業的理想地方。

關於性傾向歧視方面，特區政府正積極跟進"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提出的策略及措施，包括加強宣傳、制訂不歧視約章、檢討支援服務、提供培訓和資源以提高特定專業及界別的人員對性小眾的敏感度，以及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反歧視措施的經驗。我們會繼續透過不同的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推廣有關不歧視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的信息，藉此期望在社會上建立多元、包容及互相尊重的文化和價值觀。我們已在這數方面的工作投入資源，在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以至隨後的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會繼續與議員交代具體的資源配合情況。有議員亦提到歧視條例的檢討，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牽涉範圍廣泛，我們計劃在不久將來就平機會提出優先處理的部分建議，與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開展討論，我們計劃在3月份的議程上提出展開相關討論。我們特別希望就一些較易取得共識的議題，進行較深入研究並聽取各方的意見。

胡志偉議員和邵家臻議員的修正案均有提及本屆特區政府就政制發展方面的工作。我在此重申本屆特區政府是決心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就此，本屆政府在2013年年底開始，先後進行了兩輪的公眾諮詢，其間出席超過300場諮詢活動，"政改三人組"用心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並且全面地、如實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以啟動政改"五步曲"的憲制程序，並將有關報告向社會公布。主席，政改從來也是十分高難度的工作，政治上非常敏感，十分容易造成社會矛盾，甚至引發社會躁動。不過，本屆政府仍然為落實普選時間表，為市民大眾期望可以早日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而努力。我們以迎難而上、不屈不撓的精神，努力爭取社會各界和70位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希望使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可以透過"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因此，我對上屆立法會28名泛民議員的反對立場，感到非常遺憾，對政制發展因此而原地踏步，感到失望。代理主席，我希望泛民主派的朋友能夠"經一事，長一智"，汲取歷史教訓，回歸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定，並負起應有的憲制責任，為未來重啟政改打好基礎，並願意積極和有建設性地與特區政府及中央進行溝通，建立互信。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就議員在地區行政方面的發言，我想作以下回應：區議會在地區行政擔當重要角色，也是特區政府在處理地區事務的最重要合作夥伴。為了讓區議會更好地發揮其角色和職能，政府致力加強支援在地區行政方面的工作，同心協力解決地區的問題，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現時，社區參與計劃每年撥款共3億6,000多萬元，讓區議會推展各式各樣的社區參與活動，滿足地區的需要。這項計劃一直受到廣大市民歡迎。為進一步加強區議會推行社區參與項目，我們將額外向社區參與計劃撥款1億元，把每年的總撥款額提升至4億6,000多萬元，讓區議會推行或資助更多社區參與項目，讓更多市民受惠。"地區主導行動計劃"貫徹"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十八區民政處由2016年4月起陸續開展工作，合共推展39個項目，當中34個項目涉及處理地區問題，包括環境衞生、蚊患、店鋪違例擴展和單車違例停泊等﹔另外5個項目以掌握地區機遇為目標，針對當區的獨特情況和需要，提出項目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優化社區設施。區議會充分參與這個計劃下各項目的訂定，並就工作的優先提出建議，令相關工作能更貼緊地區需要和改善社區環境。特區政府將會繼續加強與區議會的合作，促進區議會與政府的溝通，確保政策措施符合區情和貼近市民的脈搏，爭取市民的支持和認同。就大廈管理而言，民政事務總署將在今年4月推出廣受地區歡迎的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的第三期，委聘專業物業管理公司，為舊樓的業主提供一系列專業支援，包括協助"三無大廈"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及妥善管理大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剛才有幾位議員就公務員事務提出意見，我想作出扼要回應。首先，我感謝議員體恤同事背負着日益沉重的工作量。事實上，為推行新政策和改善現有服務，各部門除了透過內部調配、精簡程序、善用資訊科技等方法提升效率外，在2007-2008年度至2016-2017年度期間，公務員編制每年均增加1%至1.5%，本年3月底編制將達178,495個職位。我們預期這趨勢會持續，詳情會於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公布。除了額外人手，我們亦提供多元化培訓，添置設施和裝備，協助員工面對各種挑戰，為市民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就議員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表達的關注，政府現正聘用約11,900名全職合約僱員，數目較2006年高峰期已大幅下降超過三成半，主要原因是證實有長遠需要並適宜由公務員擔任的崗位被逐步取代。但即使過去10年已有約7,000個崗位被取代，一些具時限、季節性、受市場波動影響、工時較公務員短、需要最新專業知識或正待檢討的工作仍然必須由合約僱員提供支援，這樣做不單可使各部門靈活及迅速地回應服務需求，並可減輕前線的壓力。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定期向相關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並繼續與部門首長保持聯繫，以防止出現濫用情況。有一些意見認為，政府應該讓合約僱員直接轉制為公務員。我想強調的是，政府的招聘程序是要公開而且公平的。而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理應佔有優勢。資料亦顯示在2007年1月至2016年8月期間，合約僱員比其他一般的應徵者的平均成功率高，兩個分別是16%和2%的比較。至於議員就公務員醫療和牙科福利發表的意見，我想指出，公務員事務局一直致力與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優化多個服務範疇，以期更適切地照顧同事的需要。首先，公務員診所的診症室數目由2009年的20間大幅增加八成半至現時的37間；當粉嶺公務員診所全面運作和西貢公務員診所在2018-2019年度投入服務後，診症室數目將達44間。整體分布也變得較為平均，覆蓋香港島、九龍、新界東、西和北，為同事帶來更大便利。另一方面，公務員普通科牙科手術室由2012-2013年度的187間增加兩成半至本年度的235間，更特別設立4間專供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使用的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手術室，處理較複雜的治療程序。隨着基礎牙科服務得以擴充，轉介作專科牙科診斷的個案也日益增加。有見及此，我們在2018-2019年度會將修復齒科手術室由5間增加超過1倍至12間，負責牙周病治療的3間手術室也將由2019年開始陸續增加至6間，以回應可預見的需求。

最後，我們會以前瞻角度利用已敲定於未來10年推行多項擴建、重建及新建醫院計劃的契機，就長遠改善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服務與醫管局商討更全面、更完備、更有系統的願景和方案。至於中醫藥服務，我們理解同事的訴求，亦樂意以開放態度審視這個課題。根據現行政策，只有公營系統提供的標準服務才會納入公務員醫療福利範圍，而目前在醫管局設施內的中醫教研中心是由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及大學協同營運。雖然如此，我會與相關政策局深入探討如何令中醫藥服務惠及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本會已完成致謝議案的5個辯論環節。

根據《議事規則》，議員是可以就"致謝議案"提出修正案。這些修正案是3位議員以個人名義提出，有關修正案並未經內務委員會討論，亦不代表議員之間的共識。鑒於我現在是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按照慣例我不應該、亦不會就3位議員的修正案表達任何意見，或呼籲各位支持或不支持3位議員的修正案。主席，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胡志偉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致謝議案"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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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鐘會響5分鐘。

張超雄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李慧琼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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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鐘會響1分鐘。